大部分委員支持當局開闢新途徑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亦有委員要求擴大非本地培訓醫生的來源。這些委員認為，應放寬特別註冊只限香港永久性居民申請的要求，以及為尚未在香港以外地方進行實習的非本地培訓醫科畢業生提供便利，讓他們亦符合資格參加執業資格試，在香港取得正式註冊資格。有委員亦提出，若有非本地培訓醫生未持有獲承認醫學資格，應考慮其服務的非本地醫療機構的水平及其過往工作經驗或成就，以決定他們可否透過新途徑來港。

當局會就《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以落實上述建議。大部分委員支持當局提出的修正案。此外，邵家輝議員表示有意提出修正案，進一步擴大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源。鑒於委員對於是否接手跟進邵議員的擬議修正案並無共識，法案委員會同意不接手跟進有關修正案。法案委員會亦不會提出修正案。委員亦關注到特別註冊委員會的工作。鑒於特別註冊委員會將於《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後成立，並需時約一年編製獲承認的醫學資格名單，有委員認為這樣的時限不能接受，他們促請政府當局壓縮有關時限，使第一批特別註冊醫生可於《條例草案》獲通過後一年內來港。亦有委員建議減少該委員會的成員人數，以加快委員會的審議程序。政府當局表示已參考新加坡的經驗，特別註冊委員會工作的複雜程度不應被低估。當局承諾會在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成立特別註冊委員會，以編製有關名單。關於減少委員會人數的建議，當局解釋《條例草案》建議的特別註冊委員會成員組合是經充分考慮，來自多元背景的成員可擔當不同角色，具有平衡代表性。有委員亦關注到《條例草案》賦權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如認為基於公眾利益而有此需要，可就特別註冊委員會執行其職能，向該委員會發出指令。有委員關注到，局長在甚麼情況下會發出有關指令，局長會否隨便行使有關權力，以及本身未必是醫生的局長獲賦予這種凌駕權力，可能並不符合《基本法》所訂關於專業自主條文的規定。政府當局解釋，有關的賦權條文是為了應付任何不可預見的情況。例如，若特別註冊委員會未能在合理時間內釐定獲承認醫學資格名單，局長便可向該委員會發出指令，要求後者在指明期限內完成有關名單。《醫院管理局條例》及《消費者委員會條例》亦有類似的條文。當局向委員保證，局長不會隨便行使有關權力。局長發出的指令不會對特別註冊委員會釐定獲承認醫學資格的工作構成干預，亦不會削弱專業自主。主席，我謹藉此機會感謝委員和秘書處的支持，讓《條例草案》能夠順利完成審議的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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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擔任立法會議員已經第九年，亦進入這一屆任期的尾聲。其實，由第一年開始，差不多每年我們在立法會都會跟進醫療問題，尤其是醫護人手不足、病床不足、病人輪候時間過長，這個問題我們討論了足足9年，而且9年內不止討論一次，而是不斷討論。我們一早知道香港面對人口老化，因而不斷要求政府盡快增加醫療設施、增加醫護人手，但政府每年都有不同的理由、不同的藉口，估算一直做錯，醫護人手一直不足，病床亦越來越不足夠。病人投訴、苦等，等到等無可等。等急症，上吐下瀉、又暈又痛的病人要在急症室等候10多小時才見到醫生；等專科，專科醫療的等候時間同樣長得不可接受。大家想必聽過，如果病人自覺精神有問題，除非明天便要自殺，否則也要等上數年才可第一次見到醫生；兒童精神科的情況亦然。

很多專科醫生都說自己也做到抑鬱，所以要離開公營醫院，他們說工作沒有成功感，覺得自己幫不了病人。

訂立這項法例後可以吸引多少醫生來港？

其後，政府聽取我們的意見，從善如流，稍為放寬要求，申請人不一定要是永久性居民。

然後，委員十分擔心，因為政府擬備學校名單也得花上一年，換言之，最少一年半至兩年後才有第一批醫生來到香港。

我們現正面對全球的競爭。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表示，2030年將會面臨短缺120萬名醫生的情況。三十一個成員國已經表明會缺少120萬名醫生，可見根本全球都醫生短缺，世界各地均已展開醫生爭奪戰。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經常說要吸引國際人才來港，但偏偏在醫療界別、在醫生這個範疇上，我們一直都閉關自封。我們拒絕人家來香港，即使有人想來服務香港市民，我們也不准許。其實，香港醫生人手一直都嚴重短缺，但政府過往一直沒有向我們提供數字，直至最近政府願意處理《條例草案》，才提供了多一點數字。目前，香港有10,000多名醫生，但人均的醫生比例是每1,000名香港人有2名醫生，這已是略有進步，之前只有一點幾名。對比之下，新加坡有2.5名、日本2.5名、美國2.6名、英國3名、澳洲3.8名。如果我們要趕上新加坡或OECD成員國的平均醫生對人口比例，我們尚欠多少醫生？

醫管局現已表示欠缺660名專科醫生。

為何我們要如此封閉呢？回顧歷史，我們過往並非如此。

其後，持有非本地醫學資格的新增註冊醫生所佔比例不斷下降，由1992年至1996年期間的56%，降至近年的13%。

觀乎剛才引述的許多數字，加上超長的實際輪候時間，香港怎可能有足夠醫生？然而，他們又會告訴我，香港有足夠醫生，只不過90%在私人市場，所以只是公營醫院不夠醫生。他們指出，醫管局有管理問題，所以醫生不斷流失，修訂這項條例也沒用。他們又或會說，病床設施不足，即使增加新醫生，病人仍要輪候很長時間，這個瓶頸問題若不解決，修甚麼例都沒用。其實，這些意見我都會聽取，除了他們說有足夠醫生這一點我不接受之外。就醫管局的問題、病床設施不足的問題、護士人手不足的問題，我已不斷告訴局方，這些都是需要解決的問題。接着，醫生組織又提出反對，指會影響本地醫科生的實習機會。我們在法案委員會提出，政府保證不會影響本地醫科生的實習，以後每年畢業的500多名醫科生一定有實習機會。有些醫生說，若不考本地試，不能夠保證醫生的質素，又說如果讓有限度註冊醫生轉做正式註冊醫生，同樣無法保證質素。這一點我亦不接受，因為人家不是沒有考試，只是並非在香港考試而已，人家已經是專科醫生。

因此，很多市民都問我，究竟是專業自主重要，還是公眾利益重要？病人的生命重要，還是醫生的要求重要？

我們不想市民與醫生對立，我相信大部分醫生都非常專業，但我們面對這個問題真的已經很久了。我想提醒，無論是醫生組織或政府當局，病人的福祉才是最重要。我們現在說的是治病，我們現在說的是救命，我們說的是如何減輕病人的痛苦，我們說的是如何讓病人及早診治，這些全都牽涉生命，所以我們必須全方位吸引醫護人才來港和留港。這是政府未來最重要、最重要的責任。醫療問題若不解決，便會天天都有許多周身病痛的病人埋怨政府。因此，主席，我支持《條例草案》，但我亦在此再次要求政府解決我們剛才提出的所有問題。我們必須解決香港醫療問題這個惡劣的情況，為病人的福祉着想。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發言支持通過《2021年醫生註冊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旨在就《醫生註冊條例》訂定一項稱為特別註冊的擬議新註冊類別，讓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只要符合某些條件，便無須通過現有執業資格試的途徑，亦能夠在香港取得註冊資格行醫。主席，香港醫療系統一直以來都盡力為市民提供優質的服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隨着社會的發展，包括人口增長，以及公眾對醫療服務的期望不斷提高等因素，本港的醫療系統面對不少挑戰，例如公立醫院專科門診新症及手術服務預約輪候時間冗長，需時往往以年計。

顯而易見，要有效落實上述兩個計劃，充足的醫護人手不可或缺。很可惜，根據當局每3年進行一次的醫療專業人力規劃和推算的最新結果顯示，本港醫生人手持續短缺，而中短期的差距亦進一步擴大，預計在2030年、2035年及2040年，人手差距分別為1,610名、1,700名和1,949名。為了加強醫療專業培訓，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醫學院已逐步遞增學額，由2012-2013學年至2015-2016學年的420人增至現時逾500人，未來5年預計將有超過2,000名醫科生畢業，但仍未能完全滿足社會所需。事實上，本港醫生人手長期緊絀，不但令現有從業者的工作壓力持續增加，也容易影響醫療服務質素。社會各界有強烈的訴求和聲音，希望通過修訂法例，讓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在香港執業，以增加整體的醫生人手。因此，當局推出《條例草案》，實在很有必要，符合社會的整體利益。《條例草案》在今年6月2日提交本會，隨後成立了法案委員會。在參與審議的過程中，我認為大家都較為關注下列數個問題。《條例草案》就一項稱為特別註冊的擬議新註冊類別，訂定條文，使符合特定條件的人可在香港以醫生身份執業。

然而，不少委員認為，應放寬有關香港永久性居民的要求，獲當局採納建議並會提出修正案，讓持有獲承認醫學資格及醫專承認的專科資格的非香港永久性居民亦可申請特別註冊，以紓緩專科醫生不足的情況。

政府當局還有一項修正案，旨在提供從有限度註冊轉為特別註冊的銜接安排，容許在上述4間公營醫療機構工作達最少5年的有限度註冊醫生，在取得醫專承認或頒授的專科醫生資格後，不論是否香港永久性居民，均會符合資格加入特別註冊途徑。凡此種種，將有助網羅更多非本地培訓醫生，以及幫助他們獲得本地行醫資格，大部分委員表示支持政府當局提出的擬議修正案。不過，邵家輝議員早前已預告將動議修正案，擬進一步擴大引入來港執業的非本地培訓醫生的來源。但是，正如一些委員指出，受惠於有關建議的人數不多，亦會令特別註冊的工作變得複雜。我們亦了解到，若局長的第一組修正案獲得通過，邵家輝議員將不可動議其任何修正案。主席，為有效實施特別註冊，《條例草案》也訂立條文，擬議設立一個特別註冊委員會，並就擬議新訂附表1A指明獲承認醫學資格名單。

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醫生註冊條例草案》。主席，毋庸置疑，香港的醫療制度積存了不少弊病，從而引申出許多困擾醫護和病人的問題，例如醫生人手短缺、專科門診輪候時間長、處理事故進度欠佳等。政府過往曾嘗試從制度入手改善問題，但每次提出修訂《醫生註冊條例》，或就改革進行討論，都會被醫學界及反對派以"專業自主"、"庸醫湧港"等藉口，大肆阻撓，實情卻是"醫醫相衞"，利用排外和民粹的手段誤導觀眾，將自私的專業利益，經過政治包裝，凌駕於民生福祉和公共利益。在香港，醫生短缺是鐵一般的事實，根據當局委託香港大學進行的《醫療人力推算2020》所指，醫生人手中短期的供求差距相信會持續擴大，推算即使計及本地醫科畢業生，香港在2030年及2040年，仍分別欠缺1,610名及1,949名醫生。再者，目前香港每千名人口僅有兩名醫生，遠低於新加坡和日本的2.5名，以及澳洲的3.8名，加上香港人口逐漸老化，情況無疑是雪上加霜。主席，醫生人手長期捉襟見肘，除了為他們帶來額外的工作壓力，影響服務質素，也令不少病人延誤就醫。以內科門診的穩定新症為例，綜合7個醫院聯網，最長輪候時間平均為123周，即接近兩年半；骨科門診的穩定新症輪候時間則平均為110周，即超過兩年。由此可見，輪候數以年計才能開始得到適切治療，已是普羅市民日常到公營醫院求診的寫照，部分市民若然負擔得起，或許會轉到私營醫療機構盡早治理；但基層病人無力支付昂貴的醫療費用，根本沒有選擇，只能一等再等，嚴重損害他們的健康和福祉。主席，要緩解醫生荒主要有兩大方向：一是增加本地醫科生學額；二是增聘海外醫生。事實上，兩所醫學院的收生總額，在過去10年間已增加超過1倍至530人，數目已達瓶頸；至於非本地培訓醫生在港註冊的數字，在2011年至2020年的10年間，只有不足400名，僅佔同期新註冊醫生人數約一成，並不足以有效填補人手。醫生是全球緊缺的專業人才，各國求才若渴。新加坡、英國、澳洲等，均透過非考試途徑吸納各地醫療精英，但香港一直要求海外醫生通過執業資格試才能來港行醫。在1996年至2018年期間，平均每年只有5%的海外考生一次應試便能通過所有3部分的考核，可見門檻相當高，而且規定考生來港前要完成實習，限制多多。既然如此，為輸入海外醫生制度拆牆鬆綁，讓更多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免試回港執業，自然是處理醫生荒的必由之路，問題只是"大門"應該開得有多闊。當局在5月提交的《條例草案》，只容許屬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海外培訓醫生註冊，而且有5年的捆綁期。我與不少議員一樣，都認為要求嚴格、涵蓋層面太窄，難以紓緩醫生荒。事實上，坊間更有資深醫生"潑冷水"，指如果這版本的草案能吸引10名專科醫生回流，已是極為樂觀的數字。幸好局方從善如流，提出3項修正案，其中包括涵蓋持有認可醫學及專業資格的非香港永久性居民醫生。雖然相關修正案只限於專科醫生，但已經"把大門拉闊了"，相信有助輸入更多目前醫管局最缺乏的專科醫生。至於其他進一步擴大來港執業醫生來源的建議，例如曾經全職在認可醫學院，或其附屬醫學院任教不少於5年的臨床教學人員，以及擁有獲承認醫學資格的非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取得海外專科資格前，如果父母或配偶是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海外醫生等，也可透過"特別註冊"來港接受專科訓練或行醫。我雖然樂見同僚花盡心思為當局出謀獻策，希望能吸引更多海外醫生來香港服務，但我認為上述建議能夠吸引的額外醫生數目不多，而且會令特別註冊委員會的工作變得極之複雜，所以我不能支持相關的修正案。主席，今次修例的另一個重點是參考新加坡的做法，在香港醫務委員會下設立特別註冊委員會，負責制訂認可醫學資格名單。無可否認，委員會將是引入海外醫生素質的主要把關者。我知道外界對於這個委員會有不同的聲音，有組織批評官方色彩濃厚、全部是政府的人，目的是為了讓大量內地醫生來香港執業，擔心會降低醫療服務質素。但是，事實上，委員會內都是有經驗和視野的專業醫生和社會賢達，怎會因為他們是由政府委任或是官方組織的代表，便質疑他們沒能力履行職責？在現時的社會狀況，主席，"一味靠嚇"已經不能再奏效。上述假設是源於對內地培訓制度沒有信心，其實新加坡認可的103間海外醫學院中，就有4間來自內地。況且委員會並非以醫生所來自的地域或國籍來決定他們能否來港執業的標準，而是考慮學院的教學語言、國際排名等因素，亦有定期檢討機制，相信能以正視聽，回應市民的擔憂。主席，今次修例對於解決醫生荒踏上了重要的一步，但我必須強調，醫生荒是盤根錯節的問題，涉及公私營醫療系統失衡、公營醫院工作環境和前景等，所以我不會天真地相信通過今次修例後便能徹底解決問題。修例獲得通過後，當局必須加強在海外宣傳非本地培訓醫生經"特別註冊"來港執業的新途徑，同時積極探討增加本地醫學院培訓設施和學額、延聘退休醫生等措施，全方位培訓和輸入適位的人才，讓本地醫療系統能持續健康發展。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及政府提出的修正案。

主席，我發言表示歡迎並支持政府提交的《2021年醫生註冊條例草案》，並願意在聽取議員和病人組織的意見後撤關卡、提出修正案，進一步放寬限制，以吸引更多合資格非本地培訓醫生，特別是專科醫生來港服務，以解決本港醫生人手短缺，市民看病難的問題。

主席，修訂《醫生註冊條例》以招攬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提供醫療服務，不但有必要，更是迫在眉睫。

也許市民對冰冷的數字感受不深，但相信只要曾經使用過公立醫院服務的市民也會知道，目前到公立醫院看急症，最少要等三四小時才能見醫生；倘若遇到流感高峰期，更要輪候8至10小時，甚至更久。專科門診的輪候情況更為嚴峻。根據醫院管理局公布的數字，截至今年6月30日，九龍中的耳鼻喉專科門診新症輪候時間長達154星期；骨科輪候時間長達142星期；九龍東聯網內科新症的輪候時間亦長達151星期，這意味病人要等3年才能見到醫生；不少患病長者甚至慨嘆："等到死都未見到醫生"，令人欷歔。香港是國際大都會，我們實在沒有任何理由讓看病難的問題持續下去。因此，我十分支持政府修例引入海外醫生，讓病人免受看病難的痛苦。對於《條例草案》和政府的修正案的內容，我認為均有助吸引更多合資格非本地醫生來港提供服務，紓緩本港醫療人手嚴重不足的問題，十分值得大家支持。

我相信，只有政府"不拘一格降人才"，准許公營機構聘請任何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作為特別註冊醫生，最終能有效吸引更多非本地醫生來港服務，解決醫生荒問題。對於政府提出讓非本地培訓專科畢業生參加執業資格試，以及提供從有限度註冊轉為特別註冊的銜接安排的修訂建議，我亦十分支持。我認為，前者有助吸引在海外讀醫的香港學生回流，後者則可以提供誘因，吸引更多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在公營醫療系統服務。這對紓緩香港醫療人手嚴重不足有正面作用。主席，最令我感到遺憾的是，今次修訂條例毫無意外地遭到一些醫生代表的批評。他們一如既往地指出，今次修例將破壞專業自主、破壞現有考試和審核制度、影響本港醫療水平等。我在此實在不想再去批評他們如何"醫醫相衞"、"專業霸權"。我只想這些千方百計阻撓引入非本地訓練醫生的醫學界人士知道，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醫者父母心，作為本應以救死扶傷為己任的醫護人員，眼見市民長年累月地長時間輪候看醫生，飽受痛苦折磨仍然無動於衷，仍然要以各種藉口極力阻止政府引入海外醫生來港治病，這樣的醫護人員，究竟是守護專業，還是守護飯碗？是想維持醫療水平，還是要剝削病人權力，我相信市民會看得一清二楚，歷史亦會有公允的評價。最後，我想說說，引入非本地訓練的醫生以紓緩本港醫生嚴重不足，是一個討論已久的話題，無奈一直以來都遭到醫學界人士極力反對，再加上政府過去經常給人一種做事避難的感覺，一遇到阻力便退縮不做，結果令引入海外醫生舉步維艱，市民飽受看病難之苦，病人受盡病痛折磨。我十分欣賞政府今天能鼓起勇氣，再次顯示"好打得"的本色，大刀闊斧地修訂條例，為引入非本地訓練醫生提供切實可行的渠道，我認為這才是真正迎難而上的精神。我衷心希望政府能再接再厲，未來在應付房屋、教育等難題上繼續發揮這種無畏無懼、迎難而上的精神，切切實實為市民做實事、謀福祉。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和政府的修正案。

結果在我一直追問之下，發現真的只有兩個，你說這問題會否留在市民心中，思疑為何只有兩個呢？當局答覆，最後出現了十多二十天的延誤，人亦已過身才收到短訊，她的丈夫謝先生亦已前往隔離中心，沒事出院後兩星期才接獲短訊，而短訊表示檢測結果為陰性。當局給我們的答覆是，系統沒有問題，其實整件事沒有問題，真是這樣答覆的。因此，我今天便要問，系統有甚麼問題？第二，能否令人相信檢測結果真的是陰性呢？為何要拖5個月、6個月才提供？我作為立法會議員不斷追問。

是否迴避問題呢？因此，今天第二次審議《醫生註冊條例》的修訂，我認為除了系統及人手外，態度亦一定很重要。今天談論的是解決人手的問題，紓緩人手的問題，我會界定為硬件問題，我們當然要支持。上次討論這項條例的修訂是在2016年，當時是立法會季尾，跟現在差不多，被"拉布"至不能再討論下去，我想是梁家騮醫生首次"拉布"的處女作，令人很傷心。我屬法律界，在大學教授法律亦已有20多年。我讀大學時......我的中學同學很多當了醫生和律師，當醫生的最多，他們分別在公營和私營醫院工作。我對至今在公營醫院工作了20多年的醫生同學表示敬意，因為香港真的有很多仁心仁術的醫生，他們並非為了賺錢，而是看到公營醫院沒有足夠好醫生，所以我十分尊重他們，身邊也有很多醫生朋友。因此，今天發言中提及的是個別個案，我很希望這件事不會再發生，這種悲劇不會再發生。但是，很明顯，公營醫療服務和公營醫院人手不足是一個百分之百的問題，今天我們要從病人利益的角度討論。很多市民到醫院是希望得到醫治，對醫生十分信任。我認為千萬不要說"醫醫相衞"，不少同事亦有這樣形容。其實法律界也曾經歷類似過程，香港最初只有一間法學院，然後有兩間，到3間，再開放給海外畢業生——其實很多都是香港年青人，他們在海外修讀完畢——平等競爭，報考入讀3間大學的PCLL，以他們的merit、成績為準。最後，經過那麼多篩選和競爭，我們十分希望在全球化下，香港能夠提供各類最優質、切合香港和國家甚至全世界國際社會需要的優質法律人才。

主席，由我擔任主席的立法會工務小組委員會，本年度合共通過92項工程及顧問項目，涉及撥款額高達2,340億元，兩者均創下歷史新高。當中的建築工程項目，撥款額最高首幾位的均是公營醫院設施，包括造價超過368億元的啟德新急症醫院、86億元的將軍澳中醫醫院，而北區醫院擴建只是地基工程也要21億元，港大醫學院擴建預計又要超過30億元，前後兩期十年醫院發展計劃總共會花費超過4,000億元，比港珠澳大橋、高鐵和沙中綫的費用總和還要高。不過，議員在審議有關項目時，除了關注造價、設施、設計和建造時間，更關注是否有足夠醫護人手來提供服務。如果沒有足夠醫生和護士，再興建多少醫院，再增加多少張病床也沒有用，無助改善公營醫療服務，尤其是專科服務的輪候時間。香港每年有不少病人，尤其是長者，等看醫生、等做手術，等到病情惡化，甚至身故仍未等到。在香港這個文明進步、醫學發達的社會，這種情況不應該出現。要增加醫護人手，我認同最好是加強本地培訓。

公立醫院醫生會"做到傻"的原因仍然是沒有足夠人手，形成第二個惡性循環。新畢業的醫護人員，在公立醫院捱了幾年，累積了經驗，考取了專科資格後，往往會跳到私人市場"搵真銀"，生活也自由些。近年不少醫護人員被外國高薪挖角，因為全球很多國家和地區均沒有足夠醫護專才，所以推出各種計劃吸引他們到當地工作，甚至移民，導致大學培訓更多醫生和護士也不足夠，這又是另一個惡性循環。其實，香港的醫生對人口比例，比這些與香港搶奪醫護專才的國家和地區更低。正如廖長江議員剛才指出，香港每1,000名市民只有不足兩名註冊醫生，新加坡有2點幾名，英國和美國有3點幾名，德國更有接近6名。至於非本地培訓醫生佔整體醫生的比例，相差更為巨大，香港只有約1%註冊醫生是非本地培訓，大部分海外先進地區的非本地培訓醫生起碼佔一至兩成，部分甚至高達四成。事實與數字證明，要打破上述多個造成香港醫生短缺的惡性循環，顯著提升醫生對人口比例，除了增加本地培訓之外，必須同時擴大輸入，與全球各國一起競爭醫護人才，這就是今日恢復二讀《2021年醫生註冊條例草案》的立法背景。主席，任何輸入外地勞工，包括輸入外地專業人才的建議，總會引起本地僱員和相關專業的憂慮，甚至強烈反對。因為增加供應和競爭或多或少會影響他們，例如他們不會那麼吃香，不可再收那麼昂貴的費用，對顧客的服務態度也要提升。但是，作為立法會議員，包括我這類來自功能團體的議員，應該更關注整個社會及全港700多萬市民的利益，"是其是，非其非，顧大局，敢擔當"，而不是只顧自己和所屬業界的利益。有人擔心輸入外地醫生，醫療質素便難以保證，他們又未必能操中文和廣東話，很難與病人溝通。《條例草案》雖然擴大了輸入非本地培訓醫生的範圍，但同時保留和增設多重機制，保證這批醫生有足夠醫療水平。相對於有醫生做到死，有病人等到死，語言和溝通的問題一定較容易克服。回顧最近10多年有關醫生專業改革的多次爭議，難免令人覺得上述反對輸入外地醫生的理由其實只是藉口，實情是行業保護主義作怪，甚至是部分人口中所謂"醫生霸權"作祟。身為專業人士，我當然尊重專業自主原則，但專業自主，自我監管，不能夠變成"無皇管"，或變成行業或專業保護主義。如果專業自主的結果是損害公眾利益，甚至危害市民健康和生命，有關專業就不會得到市民尊重，不值得受到法律保護，政府有責任作出干預。大家是否還記得上屆立法會亦曾嘗試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當時的目的不是輸入醫生，而是加強維護病人權益，希望加快醫生專業失德的聆訊和處分程序，減少出現"醫醫相衞"的情況，實在想不出有甚麼理由反對。然而，反對修例的醫生，將該條例草案歪曲成為輸入內地醫生鋪路，煽動部分議員和市民的反中和反政府情緒。當時代表醫生界的立法會議員，聯同部分反對派議員，無所不用其極地"拉布"，包括提出大量修正案，不斷要求點算法定人數等，最終令該條例草案胎死腹中。就《條例草案》代表醫學界的陳沛然議員提出一項修正案，相信他不會不斷點算人數"拉布"，因為立法會已經修改《議事規則》，杜絕"拉布"、"攬炒"行為。作為專業界別的立法會議員，我深信處事的基本原則應該是議事論事，為市民、為香港、為國家的利益做事。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二讀和政府的各項修正案。

不過，香港市民想看醫生往往覺得苦不堪言，因為除被列為急症或重症的病人外，其他病人都會大排長龍，專科門診新症要輪候一兩年已司空見慣，急症室輪候多個小時亦是等閒事。香港人看醫生要大排長龍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醫生不足。醫生不足的問題已經困擾香港多年，目前預計至2040年短缺近2,000名醫生，業界相信實際情況更為嚴重。立法會已經多次討論有關問題，一直都束手無策，詳情我不再說了。今天政府採取施政新氣象，提出修訂《醫生註冊條例》，不但引進海外醫生，以解決醫生不足的問題，近日更果斷提出新修訂，進一步讓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海外醫生來港工作。過去面對反對派瘋狂"拉布"，政府不敢提出引入海外醫生，今天不但敢做，而且夠膽徹底去做，解決市民的痛點，絕對是香港之福，我全力支持。政府最新提出3項修訂：第一，容許持認可醫學及專科資格的非香港永久性居民醫生申請來港；第二，為具備專科資格的"有限度註冊"醫生提供銜接至正式註冊的措施；第三，容許未在香港以外地方實習的非本地培訓醫科畢業生來港參加執業考試。

醫學界的說法，其實難以令人信服，相信廣大市民也不會認同，因為醫學界予人的感覺，只不過是自我保護，毫無考慮到病人的福祉，實在令人很失望。事實上，政府已多次解釋，海外醫生並非"搶飯碗"，亦已保證會嚴格監管，醫專會繼續負責把關的工作，同時不會降低對醫生質素的要求，並且會由醫管局、衞生署及醫專建立三方平台，研究有關的專科培訓，以確保海外醫生的質素。最重要的是，這批海外醫生最少要在香港公營醫療機構工作5年，有足夠時間看清楚他們的質素和水平。

我相信，醫學界如果真的擔心海外醫生的質素，最應該做的是協助醫專及醫管局做好監管工作，協助這批海外醫生融入香港社會，而不是盲目反對，讓病人繼續受大排長龍之苦。事實上，引入海外醫生對公營醫院醫生也有好處，可以減低目前超長的工作時間。有調査顯示，超過七成受訪年輕醫生出現工作過勞的情況，超過兩成人更有抑鬱。所以，反對引入海外醫生對前線醫生——特別是年輕醫生——來說，亦不公道。今次修例可以增加醫生的供應，但如果根源問題沒有解決，香港的醫療問題仍然無法徹底根治。事實上，很多醫學界人士也指出，今天醫療的種種問題，醫管局要負上最重要的責任。醫管局已經變成白色巨塔，變成一個巨大的官僚體系，行政架構不斷脹大，行政反而越來越混亂，結果政府投入更多資源，反而出現資源錯配、人手分配不到位的現象，令醫護人員士氣越來越低落，工作壓力越來越大。所以，要根治本港的醫療問題，除了開放海外醫生，政府必須徹底改善公共醫療系統的管理問題。

其間，醫學界多個組織及兩所大學醫科生曾先後發表意見。而我在今年6月就《條例草案》進行了一項意見調查，訪問全港醫生、牙醫、醫科生及牙科學生。在收回的2,102份有效問卷中，有八成受訪者反對立法會通過《條例草案》。在427名受訪的醫科生中，更有超過九成半人反對。對於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如認為基於公眾利益而有此需要，可就特別註冊委員會執行的職能向委員會發出指令，則有七成半人反對。但是，局長一直無視我們的意見，反而在8月31日的記者會上提出3項新的修訂，將原先輸人非本地培訓醫生的關卡幾乎完全一筆勾消。政府事前沒有諮詢醫學界，同業對於免試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感到極度失望及遺憾。之後局長在法案委員會上，把"公眾利益"作為推倒重來的藉口，但又說不出所指的"公眾利益"是代表哪一方，只求取得足夠票數通過修例，不惜放棄專業水平及病人福祉的重要考慮。其實外來醫生要考試及格才可以執業，並不是香港獨有，我們熟悉的英國、加拿大及美國都要考。你說執業資格試難考，我在此以最近幾年的數字跟大家分析一下。考試分3部分，分別是英文、專業知識及臨床。回看2017年至2019年6次的考試資料，在專業知識試，來自英美加澳等西方國家的考生，共有190人次參加考試，約五成三及格；來自中國內地的有443人次，但只有一成七及格，還有一些我歸納為"一帶一路"的國家，則只有一成半及格。在考試當中，有六成考生來自內地，而他們的及格率只有一成七，這是一個數學問題，整體及格率自然被拉低。至於臨床試，西方國家的參與人次是162，及格率是51.9%；中國內地的參與人次是178，及格率是33.7%；"一帶一路"國家則是50%。至於英文試，西方國家及格率是100%；中國內地和台灣則是52%至100%。資格試並不是一次定生死，最多可以考5次，所以如果及格率是一半，考兩三次基本上也可以通過。事實上，香港醫生應考英國的專業資格試，很多時考兩次甚至3次才過關，也不是奇怪的事情。我們亦沒有抱怨別人的試卷有問題、考試太難，不會批評別人保護主義，反而更加努力溫習，務求下次過關。回看2017年至2020年的數據，2017年有36名非本地培訓醫生透過考試成功註冊，佔當年新增正式註冊醫生9.5%。在2018年、2019年及2020年，則分別有52人、46人和38人透過考試成功註冊。這4年新增註冊醫生所佔比率分別為11%、9.7%和8.1%。這數年透過資格試註冊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其實有明顯的上升趨勢。最近，有兩位外國回流的醫生接受《明報》訪問，他們以自己的經驗解釋執業資格試的重要性，他們均是非本地醫生。香港執照醫生醫學會榮譽司庫張醫生，由2002年至2013年在澳洲讀醫和行醫，在2016年因為考香港執業資格試回流。張醫生表示，澳洲人較常出現的遺傅病囊性纖維化，當地醫科生在入學首年已認識這個病，但香港常見的肝癌和鼻咽癌並不是他們的教學重點。澳洲要求醫科生認識常見的兒科遺傳病，如唐氏綜合症，但香港除了要求醫科生認識這個病症之外，更進一步要求他們認識非常見的遺傳病，如貓啼症。另一位譚醫生在2017年英國布里斯托大學醫科畢業，他在當地行醫一年多，便回港考執業試。譚醫生指出，外國醫生未必遇上很多亞洲人的常見病，但考臨床試時，因為要求以香港病人來考核，所以能夠通過考核的醫生，必然要認識香港的疾病，才可以給市民"真材實料"的信心，以及保障香港市民。譚醫生亦提到，海外醫生在香港執業，語言溝通上或會出現困難，嚴重者可導致治療問題。事實上，醫學界對政府今次免試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並非如某位議員所說，怕被"搶飯碗"。大部分醫生反對《條例草案》，主要是憂慮本港的醫療水平如何維持下去；政府如何制訂一套公平、公正及透明度高的評核和審批機制；本地年青醫生和醫科生有否足夠的實習和培訓名額，他們的就業前景為何；及如何解決專科培訓名額不足問題。只可惜，政府現時在行政主導、長官意志、唯我獨尊的精神下推出修例。政府面對醫療體制的問題，不但沒有追本溯源，對症下藥，反而一手摧毀行之有效的考試制度，罔顧病人福祉，足見羅馬非一天建成，卻可毀於一旦。

主席，今天要討論的是《2021年醫生註冊條例草案》，涉及我一直以來很關注的醫生人手短缺問題。這個問題其實存在已久，近年更持續惡化。根據最新一輪的醫療人手推算工作結果，即使計及本地醫科畢業生的人數，香港在2030年和2040年仍會分別欠缺1,610名和1,950名醫生，為香港醫療系統帶來重大危機。政府一直透過不同渠道增加醫療人手供應，包括開放醫生的有限度註冊。現時，政府決定開闢一條新途徑，引入更多海外醫生，我舉腳贊成，唯一有所保留的是，《條例草案》規定海外醫生在取得專科資格後，只須在任何公營醫療機構全職工作5年，便可成為正式註冊醫生，我認為5年太短。一直以來，我都很清楚，在香港醫生不足的情況下，公營的情況遠遠較私營嚴峻。

我作為做實政的議員，每當看到有問題，當然要極力爭取解決。因此，我曾多次在立法會的會議上表達意見，包括在3月25日的衞生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指出，計劃的確可以吸引更多海外醫生，但不能排除將來很大機會有大量海外醫生透過計劃註冊後，隨即轉做私家醫生；終有一日，當私人市場飽和，私家醫生"搵唔到食"，計劃的誘因便會失效，令計劃"治標不治本"。其後，在7月14日和8月18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上，我再鍥而不捨地追問，政府會否就剛剛大學畢業、尚未接受任何專業培訓的海外醫科生，修改他們在公營醫療機構工作的規定年期，由5年延長至8年。我想在此重申，我建議延長規定年期，並非因為反對聘請更多海外醫生，我只是為市民和政府着想，畢竟政府千辛萬苦找來海外醫生，自然要設法盡量把他們留在公立醫院，這樣才可紓緩現時公營醫療系統的問題。再者，根據《條例草案》，尚未接受專科培訓的海外醫科生來港後，需要先行接受6年的專科培訓，然後才可到醫院工作。在需要投資6年公帑的情況下，我認為要求有一個相當年數的回報是相當合理的。若是一名經驗豐富的醫生，即使只規定他須在公營醫療機構工作5年，我不認為有甚麼問題，因為我們沒有投放額外資源在他身上。如果利用數字解釋，我建議將工作年期由原本規定的5年延長至8年，其實是變相為公立醫院增加六成人手，政府何樂而不為？政府及部分議員擔心，這樣修改可能會減低計劃的吸引力，我對此不太認同。我跟很多前線醫生討論過，現時大部分醫科畢業生年約25歲，即使他們來港後要完成6年培訓，並在公立醫院工作5年，屆時也不過是36歲左右。

不過，《條例草案》整體仍有很多好建議，唯獨此事令我有保留，所以在以大局為重的情況下，我會支持《條例草案》及政府的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醫生註冊條例草案》，也會支持政府所有的修正案。關於《條例草案》，剛才很多同事都說，我們在立法會就如何增加醫生的供應及改善我們的醫療系統，其實都經過多次討論。我最記得就是2016年，即上屆立法會的任期完結前的最後那幾次會議，我們都受到"拉布"影響，就是因為當時要修訂《醫生註冊條例》。可能很多同事不記得有關內容，其實主要有兩點，其一是修改香港醫務委員會的組成，主要是針對醫委會處理一些個案的過程冗長；另一點是增加有限度註冊醫生的服務年期，由本來的1年延長至3年。當時的目的是希望可以增加醫生的供應，但那麼多年後到現在，我們發現即使有了該項修訂之後，有限度註冊醫生的數目其實也不多。如何可以在這段時間增加醫生的供應？我覺得政府現在提出修例，我們是會支持的。

然後，便要去等候量度血壓、身高和體重，整間房間都是人。

所以，我說他們要帶水、帶餅乾、帶衣服等，好像去旅行般。

不只長者，病人都很折騰。我們看到在骨科病房，去見醫生的可能有一些是剛剛做完手術，有腳傷要坐輪椅的病人，他們被推來推去，其實真的是很折騰。所以，我們希望真的要改善整個醫療系統和醫生的供應，而增加醫生人數是其中一個方法，還有其他工作要做。我真的不明白，醫管局那些高層人人薪金如此高，較特首和高官更高，但醫療系統卻弄至一塌糊塗，就連覆診等候升降機，也要等那麼久。好了，提到醫生的供應，如何解決呢？我們期望增加非本地培訓的醫生，這是一個方法。

剛才更有同事提出公私營合作，其實也很困難，因為公私營合作越多，醫生流向私營系統的可能便越大。不過，問題是，我們看到香港有一半醫生......45%的專科醫生在公立醫院服務，但他們是照顧誰的呢？所以，問題其實是公私營系統的比例失衡。有人會問，公營系統有很多病人，他們明知要排隊，為何要去公營呢？因為私營真的貴得很離譜，令一些可能有購買保險或自己負擔得起的市民，本來可以去私營，但恐怕一旦去了私營......今次動手術可能有保險保障，之後要覆診、做物理治療及其他，就不知道有沒有了。

此外，我們一定要培訓本地醫生，增加培訓本地醫生是必要的。當然，我們知道政府早前已公布，在2021-2022年度會增加醫科學額至530個。但是，我們也知道，其實醫生的培訓時間很長，而且唸完後還要實習等，因此如何能在未培訓到本地醫生之前，解決醫生不足，特別是公營系統醫生不足的問題，我覺得這次修例是很迫切的。

是否真的如委員會內所提出，要在一年之內才能做到？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政府提出的《2021年醫生註冊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可說是姍姍來遲，我想會內很多議員也記得，其實政府2016年已經提出修訂，當時的修訂是想放寬讓非本港受訓的醫生來港，其實修訂非常溫和，只是讓他們的非註冊執業年期由1年擴充到3年，但當時因為有梁家騮醫生主力"拉布"，所以無法通過。當時梁家騮醫生得到泛民的支持瘋狂"拉布"，當時建議的放寬根本真的非常輕微，主要是擴大香港醫務委員會的組成，但當時的泛民發言表示，對於當時行政長官的任何委任，他們也不相信、不接受，於是該條例草案被"拉布"至無疾而終。結果到2018年，陳局長上任之後才獲得通過，但通過的效果仍然非常有限。眾所周知，政府的文件亦已告訴我們，現時醫院管理局面對嚴重的專家短缺和專科醫生短缺，目前欠600名專科醫生，預測到2030年欠800名專科醫生，2040年欠960名專科醫生。剛才已有多位同事描述市民等候向專科求診的苦況，所以我覺得放寬醫生註冊刻不容緩。其實放寬主要是增加數個渠道，讓香港永久性居民的醫科畢業生增加來港執業的渠道，也讓非永久性居民的專科醫生可以來港執業。

大家試想一想，醫生遷往香港要解決居住的問題，而香港房價那麼貴，有年輕子女的還要解決就讀的問題。大家想一想，如果是境外來港的醫生，他們可能希望子女入讀國際學校，但國際學校的學費不菲，屆時有多少醫生前來，我們也不知道，所以我覺得是應該嘗試一下的。我亦聽到陳沛然醫生表示，擔心質素沒有保證。就此，我必須同意張宇人議員所說，在回歸前，那麼優待英聯邦醫生，讓他們享有特權，只要來自英聯邦，無論是印度或英屬處女群島——當然，我不知那裏有否醫學院，英聯邦有那麼多地方——便可以免試，也無須check醫學院的水平，便可前來執業。為何當時又不見有特別多投訴或較多醫療事故呢？所以，我覺得可放寬這數個渠道，特別是我們設有一個特別註冊委員會把關，選擇100間水平高的醫學院的畢業生，再透過這數個渠道來港執業，作有限度註冊執業，在公營機構服務，我覺得無須太擔心醫學水平的保證。但是，要紓緩特別是醫管局人手不足的問題，我們不可單靠輸入。

我亦藉此機會反映他們的意見，考試是無可厚非的，我們當然要保證質素，考試率是非常低，收到的投訴指考試沒有問題，但有些試題就是刁難，刻意考一些非常罕見的病例，十年難見的兒科病例，還有一個奇怪的地方，就是這種考試——我都未聽過，即使我考過這麼多考試——原來設有一個扣分制，通常答中會有分，但原來答錯也會扣1分，這點比較奇怪。

我希望將來的考試安排可以稍為放寬，讓那些在境外受訓的醫生可以參加這個考試，提高他們考試的機會，以增加本港醫生的來源。最後，我想談談，要紓緩醫管局的人手不足，當然不只靠政府大量撥款，待它開設職位及依靠輸入境外醫生。我亦時常收到很多年輕的醫生投訴，指醫管局的管理未免太保守，對於培育人才方面，亦有很多山頭主義的指控，甚至指資源分配不均，人口多的地區，人口遠遠多於港島，但資源卻趕不上。

對於醫管局未有努力培養管理人才，我表示遺憾。在放寬醫生註冊之後，我們拭目以待，看看究竟有多少人願意回港服務。我希望考試的制度有所改善，我不是說要降低水平，但希望可以考多些、考密些，希望醫專可以做到。我亦希望醫專可以確保有足夠的資源，訓練多些專科醫生。其次，我亦希望陳局長留意一下醫管局管理的問題，因為改善醫管局的服務，有時不是純粹靠投放很多資源，不斷撥款。現時醫管局的撥款已經非常高，應該考慮一下如何以先進的管理方法改善資源及服務。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條例草案》恢復二讀。

簡單而言，修例目的是希望讓更多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解決香港醫生不足的問題。眾所周知，香港醫生嚴重短缺，是一個存在已久及難以解決的問題。翻查歷史，自由黨前主席及前議員方剛和自由黨在2014年2月曾提出一份《紓緩香港公共醫療系統的醫生不足問題建議書》。當時我們已經指出，要操流利廣東話的要求和香港醫務委員會的審批程序，是導致很少海外醫生肯來港執業的兩大原因。我們當時建議了多項短、中、長期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優化醫生註冊制度。

事隔7年，我們很高興今天終於有新進展。繼在2018年通過改革醫委會組成的法案後，今天有機會進一步通過《條例草案》，有望吸引更多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執業。雖然當中肯定仍有未完善的地方，但始終是向前踏出一步。所以，自由黨歡迎這項建議。根據資料，截至2020年12月，香港大約有15,298名註冊醫生，人均註冊醫生比例大約是每1,000人只有兩名醫生。這數字遠遠低於經合組織的平均數字，亦明顯落後於其他先進經濟體，例如新加坡和日本有2.5名，美國有2.6名，英國有3名，澳洲更有3.8名。

本地醫生短缺，嚴格來說是公營醫療機構的醫生短缺。由此所產生的問題，相信大家也耳熟能詳。首先，當然是引致很多病人輪候時間太長，尤其是醫院管理局和衞生署的專科服務。根據政府資料，一些內科、眼科和矯形及創傷外科的專科可能需要輪候兩年。私營醫療服務收費昂貴，莫說基層市民，連中產也未必能長期負擔。很多市民根本沒辦法和在沒有選擇下，只能在公營醫療系統輪候，輪候期間更有不少人病情惡化去世。公營醫院人手不足，工作量大，自然影響服務質素，例如缺乏適切照料、態度欠佳，甚至出現醫生失誤問題，相信大家經常在新聞中聽聞。另一方面，因為公營醫院工作太多，工作環境差，很多醫護人員寧願轉投私營醫院，形成惡性循環，令公營醫院人手不足的問題更惡化。其實香港早應就這個問題輸入更多醫生，正如回歸前可引入6個選定英聯邦國家的海外受訓醫生一樣；但回歸後，一直由於醫學界要保護自身利益，"醫醫相衞"、處處阻礙，令有關措施寸步難行。我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數字。

今年施政報告提出要吸引人才，建立人才庫，第149段指出："香港作為一個細小經濟體，難以單憑培育本地人才便能滿足經濟發展需求，我們需要更進取地吸納更多非本地人才，豐富香港的人才庫，推動高端經濟發展和抓緊《十四五規劃綱要》和大灣區的發展機遇。"以新加坡為例，根據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的資料，當地在1970年代准許英聯邦和富裕國家部分醫學院的海外受訓醫生到新加坡工作。自2003年起，引入海外醫生的人數顯著增加。新加坡新增的受訓醫生人數在17年間飆升211%，可想而知開放對外醫生可以吸引多少人前來。

某些本地醫生經常說，海外醫生來港會影響質素，上述例子足以告訴大家，實情應該不是這樣。香港除房屋問題外，醫療亦是一個最急切的問題。自由黨支持政府提出的《條例草案》和修正案。我亦會在政府的《條例草案》之上進一步提出修訂，目的是希望進一步擴闊海外醫生進入香港的途徑。

有90%的病人前往公營醫院。其實香港人購買保險的機率是世界首屈一指的。

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醫生註冊條例草案》。
首先，我要指出少許背景，是有關醫生短缺的情況。根據立法會今日提供的資訊，截至2020年12月，全港共有15,298名註冊醫生，每1,000名人口有兩名醫生，這比例落後於很多其他地區及國家。以人均醫生比例來說，新加坡是2.5名，美國是2.6名，英國是3名，澳洲是3.8名。很明顯，本港註冊醫生的數目，以平均人口計算，並不足夠。根據推算，到了2030年，我們會欠缺1,610名註冊醫生；到了2040年，會欠缺1,949名註冊醫生。由此可見，就人手短缺問題，當局必須盡快採取措施處理。就《條例草案》，我們當然歡迎政府走出了一步。過去培訓本地醫生是一個途徑，而吸納非本地醫生，包括我們現在談及的海外醫生，本來也是一個很有效的途徑，但正如今日很多同事指出，香港特區政府在過去一段很長時間關上了大門。在回歸前，很多英聯邦地區的註冊醫生均可以免試在香港執業。如果我們看看數字，就會知道分別非常大。在1992年至1996年，持有非本地醫學資格的新增註冊醫生所佔比例為56%，但到了2015年至2019年，即較近期，持有非本地醫學資格的新增註冊醫生所佔比例已降至只有13%。

不過，我想在此指出，這個安排應該算是走出了一步，但對於整個醫療體系的人手編配，以及未來醫療機構、醫療系統的整體發展，仍有很多工夫要做。其中一點今日很多同事也有提及。雖說香港是公私營醫療系統並行，以"兩條腿走路"，但只要大家看看數字，就會知道已經很失衡。在2016年，政府進行了一項統計，私營醫療機構提供的醫療服務佔整體18%，而公營醫療服務則佔82%。簡單來說，就是8：2，8是公營，2是私營。就此，我想提出的是，有效地梳理這方面的平衡，讓私營醫療機構發揮本身應有的作用，也是一項需要密切跟進和探討的議題。我希望藉此機會向局長提出。在公營醫療系統方面，人手短缺會導致剛才所說的問題，包括病人輪候時間過長。另外，我也想提及的是，政府已提出兩項十年醫院發展計劃，現時很多項目已上馬並進行中。投放了這麼多金錢在基建做好醫院，將來一定要有足夠的人手配套。因此，在公營醫療系統方面，除了吸納海外醫生幫忙外，如何留住現存或將來會在公營醫療系統工作的醫生，包括改善他們的待遇、處理他們工作上面對的問題，以及人手編配得宜，以致能夠真正有效地挽留人手，亦是相當重要的。如果我們解決不到這個問題，就解決不到公營醫院現時長期面對的問題。因此，就這一點，我認為局長可能要考慮一下。雖然將來會有新增的人手，但我們亦要同時梳理整個醫管局或整個公營醫療系統的資源、人手分配，以致能夠真正有效地挽留人手在公營醫療機構服務，這樣才真正能夠改善我們的醫療服務。

主席，根據醫管局的數字，在2019-2020年度，他們欠缺大約260至300名醫生，但同一時間出現了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醫生流失率達5.4%，即322名全職醫生，合共大約600人。一年已經流失600人，更不用說增加，而最近的移民潮亦令很多醫護人員離開香港。但是，這個情況仍未終止，即醫生仍繼續流失，所以我們今天要修改法例，增加海外醫生人才來香港。培訓一名醫生，在香港最少需要7年時間。以醫科大學為例，政府最少津貼每名學生六七十萬元，即5年時間大約需要350萬元。按5年三四百萬元計算，一名香港培訓的醫科生便需要三四百萬元。我的一位朋友有3名兒子，3人都在美國的大學讀醫科，基本上每人每年需要10萬美元。大家都知道，在美國最少要讀8年，即每人需要80萬美元，即600多萬元，3名兒子就差不多需要2,000萬元。

現在我的朋友很開心，因為如果今天這項條例獲得通過，他的3名兒子便有機會在醫科畢業後返回香港工作。最少他會覺得已盡父母的責任，同時亦可以家庭團聚；否則，他的兒子一定會留在美國，因為畢業後不留在美國工作及培訓，他們讀那些專業又有甚麼用？因此，他十分高興。同一時間，本地專科醫生當然會吵吵嚷嚷，說海外返港醫生的水準及水平能否得到保證。在私家醫院或診所，很多本地醫生都會掛水牌，顯示他們在外國，例如愛丁堡大學、悉尼大學、格拉斯哥大學等修讀的專科證書或院士資格。如果他們認為外國水準這麼差，為何要獲取外國的證書、文憑，更要掛在門口"雞乸咁大隻字"呢？這是雙重標準，他們認為取得外國專科資格可以幫助提升自己的市場價值，但又不願在外國讀書的醫生回來執業。這種自相矛盾的做法，我也不知如何向大家解釋。無論如何，目前有另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即使今日條例獲得通過，我們也不知道實際有多少人會回來、願意回來或決定回來。這數目我們真的估算不到。張宇人議員在法案委員會上吵得那麼要緊，就是希望開放予專科醫生。當然，政府現在願意接納，稍後的修正案我們也會支持。至於非香港人將來可否一併引入，這方面可能需要一些時間再作考慮。此外，很多時候，有資料指出我們欠缺多少名醫生，但大家要知道，醫生分科分得很仔細。

在短期內，我認為應該加大公私營合作的空間。我知悉政府在法案委員會上曾詢問醫管局，他們表示已投放很多資源在公私營合作方面，但事實是仍未足夠。

在我們未知確實有多少海外醫生會回流香港的情況下，我認為公私營合作是最大的出路。最後，主席，我相信在一兩年後，當我們知道實際有多少海外醫生願意來香港工作，可能又要再次修改法例。

主席，"懸壺濟世"，"仁心仁術"，"醫民醫國"，"德醫雙馨"，"華佗再世"，這些都是稱讚醫生的詞語，表示一個好醫生，除了有良好醫術之外，也應該有關愛病人的心。我相信一個好醫生，都能夠支持今天的《2021年醫生註冊條例草案》。近10多年來，香港的專科醫生短缺問題非常嚴重，公立醫院病人輪候時間過長已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偏偏政府有時候好像視若無睹，小修小補，修例只修改一點，甚至竟然說香港只是欠缺數百個醫生而已。有時候我真的會想，政府究竟是掩着良心，還是醫生對市民的人均標準，還是它背後有龐大的壓力，而要說出這些不負責任的說話呢？談及數字，我可以跟局長計算一下。

我同意局長有做事，但我要跟局長說，其實她的數字是錯的，因為我剛才提到的國家的醫生比例，醫生大部分都在當地的公立醫院工作，而香港呢？只有小部分，不足一半，大約45%的醫生在公立醫院工作，而九成香港市民看專科都要到公立醫院。所以，我們公立醫院專科醫生的短缺數字其實可能達至1：1，即是公立醫院要增加數千名專科醫生才可以紓緩病人的輪候時間。最近，我也有向局長提問，關於香港醫生跟市民的人均比，究竟標準是甚麼，可否將之訂定出來呢？

局長一直在迴避，沒有正面回答過我。假如沒有清晰的目標，又如何可以真正改善現時醫療的惡境？如何可以提升醫療服務，更遑論醫療質素呢？我們看看，最近中央決心出手打低三座市民面對的"大山"，除住屋和教育之外，醫療便是重中之重。我希望政府亦有這個決心，不致令一般市民去私家醫院沒有錢醫治，去公立醫院則沒有醫生醫治。這次修例，我知局長面對很大的壓力。假如引入一些醫生，或海外培訓回流的醫生，究竟香港醫學專科學院每年可以培訓多少名專科醫生呢？其實，直至現在也沒有確實的數字，甚至有些專科更暗指不會接受非本地培訓的醫生，另外亦有些醫生團體表明，假如海外醫生不經考試便來港做醫生的話，質素便會很參差。其實大家都知道，香港回歸前每年有接近一半醫生是由海外培訓回流，他們回來都是直接為香港服務、直接加入醫院、直接登記註冊，是不需要考試的，而這些醫生最後亦成為香港醫學界的中流砥柱。

同樣，本地培訓的醫生亦有不及格，是對等的。民建聯曾經提出有關引進非本地培訓醫生的條例草案，我們十分歡迎政府主動提出這次條例修訂，亦吸納了很多我們的意見。雖然我們認為當中有些不夠大刀闊斧，甚至好像自綁手腳，例如為何要訂定100間學院，而不是101間呢？有些醫學院可能未必是在100間之內，但其學科可能是世界上少數非常好的，為何要綁住手腳呢？另外，特別註冊委員會的組成方法很不錯，當局留下4個名額給特首，但又綁住她手腳，規定4個名額中要有3個是由醫委會委任，我認為這也是自綁手腳的做法。主席，香港人口老化，醫護人員面臨退休潮，又有離職潮，香港醫療問題有機會進一步惡化。

公私營合作的前景如何？

醫管局管理問題有沒有辦法再進一步改善？我希望我們很快便能看到有很多醫生的一天，培訓更多本地醫生，盡快改善香港的醫療服務。我會支持政府今天提出的《條例草案》二讀。

代理主席，我相信大家等了很久，這件事終於做得成，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香港的醫生不足，已經令市民的生活大受影響。由於我們人口老化、培訓不足，加上保護主義，令現時市民的輪候時間可能達31至133個星期，在未來一段時間更可能進一步延長。我十分相信若一種病症要等133個星期，病情應會由輕病變成重病，由穩定變成不穩定。試想想，一名癌症病人去醫院，表示照到有些東西，要看診，被斷定為非緊急個案。就癌症而言，你當然無法斷定是緊急或非緊急，因為如果是緊急的時候，可能已經擴散；在非緊急時就應該搶救、處理，但卻要病人輪候。因此，我們認為有些時候，輪候令輕病變成重病。甚至有些檢查，亦需要等很久，例如照CT、照磁力共振，這些工夫都需要在趕急的時間內進行。但是，由於人手不足及醫院管理局管治的種種問題，以致無法加快流程。其實，香港醫生的培訓，在2008年是一年培訓250人，現時已增至530人。

我們又未發覺。甚至乎人數有所增加，但我們人口老化、人口增加，本身已抵銷增加的人數。另一方面，自1996年後，我們取消英聯邦國家醫生可以在香港自動掛牌的安排，然後採用一個非常嚴苛的執業試，而且這個考試越來越難、及格率越來越低。此外，如果專科醫生想到香港執業，而他已經有專科資格，但在香港卻須與一般畢業生一樣應考筆試，然後又須與一般新的畢業生或醫科生一同做實習，在醫院實習之餘，還須3年續牌一次。在前途未知、去留未卜的情況下，他怎可能會申請到香港工作呢？所以，過去的制度，基本上可以說是"趕客"，是不想他們來，簡直是叫他們不要來。這種保護主義導致香港的醫生人數一直不足，而且每況愈下。

他們在公營醫院服務5年後，可以私人執業。我相信這是很大的進步，但是否做了這一步之後便能夠解決問題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不是，因為亦需視乎增加的醫生人數為何，而正如其他議員所說，我們真的不知道。

很多市民對我說，他們向醫管局的醫生求診，早上驗血，下午照超聲波，兩日後回去照X光，再過一星期後又回去為糖尿病求診。

計作5人次，但病人走來走去，每次都須登記，看不同的醫生，其實這也會為醫管局帶來很重的負荷。我們要精簡架構、減少負荷、改善流程，令市民無須為一種病症而要走這麼多趟。這至少對市民而言都有好處。

沒錯，因為他們可能有內部工作，所以每日開門服務市民的時間其實非常短，可能只有三四小時。

不好意思，沒有名額了，下午2時再來排隊。

甚至最近我們看到有些醫療事故，小朋友做手術期間延遲輸血，導致她成為植物人。本來一個很可愛的小朋友，就是因為流程中的溝通甚至系統不連接，白白令到一個小朋友變成植物人。我們認為這既是人手的問題，同時亦是流程和溝通的問題。所以，要改革香港的醫療體系，不單要增加人手，亦要善用人手，善用醫療體系的每一分每一毫來服務市民。現時浪費了很多東西。另一方面，是公私營合作的問題。政府真的應該善用公私營合作。

他說對市民而言一定是好事，因為病人在公營體系內不知被"拋"多久，不知需等候多久。看門診後轉專科需等候3年，3年之後再排期做手術，可能又需等候3年，前後合共六七年。這樣，他們每次見醫生都彷彿戰戰兢兢，不知有否機會讓他們做手術。後來"耀眼行動"推出，不久便把人龍全部處理好，市民無須等待，在外面已可做到有關手術。

可能是資源分配不公，可能是醫生不足，也可能是流程出現問題，甚至可能是有人刻意製造擠塞，希望爭取更多資源。因此，我希望社會可更立體地看待輪候時間過長的問題，亦希望政府警覺到市民對輪候已非常不耐煩。今日只是走了一步，希望局長繼續推動其他工作，令市民的醫療服務真的有實際改善。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立法會其後成立了法案委員會審議《條例草案》，一共舉行了5次會議。我亦非常感謝法案委員會主席葛珮帆議員、法案委員會的委員、立法會秘書處和法律顧問的共同努力，令《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得以順利完成。法案委員會亦邀請了公眾提交意見書，我在此亦感謝所有提供寶貴意見的團體和人士。社會各界包括立法會議員、醫學界、病人組織及公眾對增加本港醫生人手的期盼是一致的。大家均了解到現時公營醫療系統醫生短缺尤其嚴重，政府和社會的共同願望是可以早日通過《條例草案》，吸引更多合資格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服務，紓緩公營醫療系統醫生人手不足的問題。首先，我想重申今次修例的背景。多年來，本港醫生人手一直嚴重短缺。香港目前每1,000名人口有兩名醫生，人均醫生比例遠遠落後於其他先進經濟體如新加坡、日本、美國、英國和澳洲。根據食物及衞生局早前發表的《醫療人力推算2020》，醫生人手由目前到長期均會持續短缺。到2030年及2040年，分別會短缺1,610名和1,949名醫生。公營醫療醫生短缺尤其嚴重。根據《醫療人力推算2020》，醫院管理局和衞生署在2020年分別欠缺660名和49名專科醫生和準專科醫生；而在2030年及2040年的醫生短缺情況將會進一步惡化。多年來，政府一直積極投放大量資源培育本地醫生人手，包括增加培訓學額，並提供財政支援，讓大學提升和增加醫療教學設施。兩間醫學院的醫科生學額已由2005-2006學年的每年250個增至目前的530個，增幅超過1倍；政府亦積極考慮在下一個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3年撥款期進一步增加醫科生學額。然而，訓練醫生需時，擴張醫學院培訓容量亦有實際局限，我們不能單靠增加本地學額來解決醫生人手問題。我們有需要放眼香港以外的地方，以增加本港醫生人手。

然而，自1996年起，所有非本地培訓醫生均須通過醫委會的執業資格試，並完成指明的評核期，方可在香港取得正式註冊執業。持有非本地醫學資格的新增註冊醫生所佔比例因而大幅下降，由1991年至2000年10年間的每年平均45%降至2001年至2010年10年間的10.5%。即使政府過去數年努力遊說放寬非本地培訓醫生在港行醫的門檻，2011年至2020年間非本地培訓醫生佔同期在港新註冊醫生的人數及比例亦只見輕微上升，遠遠不足以填補醫生人手短缺。因此，政府認為有需要在現有的《條例》下，加入新途徑，讓更多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可以來港在公營醫療體系內執業，以擴大我們的醫生庫。

就制訂獲承認醫學資格的名單，我們建議在醫委會的架構下成立一個特別註冊委員會，成員包括衞生署署長或其代表、醫管局行政總裁或其代表、醫委會主席、醫專主席、本地兩間醫學院院長，以及由行政長官委任的不多於4名成員，當中3名為醫委會成員。委員會主席將由行政長官在上述成員中委任。至於上述由行政長官委任的成員，政府傾向委任醫委會內來自其他專業或病人組織的業外委員，以廣納不同角度的意見。在制訂獲承認的醫學資格名單時，特別註冊委員會會考慮醫學課程的教學語言、課程內容，有關醫學院的國際排名，以及委員會認為合適的因素。由特別註冊委員會制訂的名單會直接交予醫生註冊主任，即衞生署署長，以法律公告形式公布，以增加透明度，讓家長和學生在作升學決定前能夠掌握更多資料。名單亦會每3年檢討一次。在法案委員會討論的過程中，議員曾就多個範疇提出關注，我想藉此機會重申政府的立場。有為數不少的法案委員會成員認為香港醫生現時人手不足，政府不應限制申請特別註冊的人士須為香港永久性居民。我們起初建議的新途徑只適用於屬香港永久性居民的非本地培訓醫生，是考慮到他們的文化和語言背景，以及他們與香港的連繫，相信他們會較大機會持續在本港的醫療體系服務。然而，考慮到議員及社會的意見，我們決定從善如流。我稍後會就此提出修正案。至於醫生專業自主，有個別法案委員會成員認為這次修例損害醫生的專業自主，有違《基本法》對專業自主的保障。事實上，代理主席，《基本法》第一百四十二條訂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保留原有的專業制度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評審各種專業的執業資格的辦法。"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繼續承認在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已承認的專業和專業團體，所承認的專業團體可自行審核和頒授專業資格。"政府透過制定或修改法律的方式來訂明醫生執業的資格的權力，與相關專業團體，即醫委會，可自行審核和頒授專業資格，兩者在《基本法》框架下，並沒有互相抵觸。《條例草案》不但保存醫委會作為專業團體的功能，讓其可繼續審核和頒授醫生資格及對醫生進行規管，亦保留現行的醫生註冊制度，包括執業資格試和有限度註冊。《條例草案》只開闢特別註冊這條新途徑，藉以擴大在香港申請註冊為醫生的資格範圍。在新途徑下，非本地培訓醫生獲正式註冊前，須在香港註冊為特別註冊醫生，並在所規定的期間在指明機構服務，接受持續的在職評核。一如其他註冊醫生，將來特別註冊醫生須向醫委會註冊，亦須接受醫委會的紀律監管，以及受《條例》規管。如有涉及專業失當行為的投訴，一經證明屬實，醫委會有權對有關醫生採取紀律行動。《條例草案》不但不會傷害醫委會的法定地位，亦不會削弱醫委會負責本地醫生註冊和紀律事宜的法定職能。至於醫生的質素方面，政府是非常關注，有個別議員擔心在缺乏執業資格試的評核下，會影響本地醫生的質素。事實上，現時有不少國家，如新加坡及澳洲，均設有不同機制以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這些非本地培訓醫生在滿足一定條件後，便可在當地取得正式註冊。考試並非取得正式註冊的唯一途徑。我們希望重申，《條例草案》並非旨在取締現時執業資格試的制度，而是在確保醫生質素的前提下，新增一條路徑讓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在公營醫療系統服務。此外，《條例草案》只訂定新途徑的法律框架，在實際操作層面，符合基本要求的非本地培訓醫生獲公營醫療機構聘任與否，以致能否進入新途徑，當然仍須取決於公營醫療機構的甄選結果。

相比本地培訓醫生在完成實習後便取得正式註冊，我們對這些非本地培訓醫生的要求實在更為嚴格。至於在職評核方面，有意見亦關注特別註冊醫生的在職評核內容及準則。就在職評核而言，我們了解現時4間公營醫療機構有其既定的評核制度，亦因為4間公營醫療機構的工作性質不同，例如有臨床、教學及研究工作，故此我們難以要求4間機構統一其評核機制。然而，為了更客觀地評核特別註冊醫生的表現，我們將與4間公營醫療機構商討，在他們現有的評核制度中，加入一些共通的醫生核心才能以作考核，例如醫療知識應用、以病人為本的醫護服務、臨床診斷、誠信和團隊合作等。我們亦計劃要求4間公營醫療機構須定時就特別註冊醫生的表現作評核，並適時給予意見，以確保醫生的表現稱職和令人滿意。倘若有個別特別註冊醫生的表現未能令人滿意或令人信服其表現稱職，4間公營醫療機構將不會跟他們續約，令其無法符合取得正式註冊的條件。我們亦會對本地醫科生作承諾，儘管在可見的將來會出現更多非本地培訓醫生，本地醫科畢業生仍然會是本地醫療體系的骨幹。政府會繼續履行在2018年施政綱領所作出的承諾。醫管局將會為所有合資格的本地醫科畢業生提供實習崗位，亦會全數聘請通過實習的本地醫科畢業生，並為他們提供專科培訓。

現時醫管局已有既定機制聘請非本地培訓醫生，並為他們提供專科培訓。根據現行機制，醫管局會以政府的特定撥款以編外職位聘請非本地培訓醫生，以免影響本地培訓醫生的招聘及晉升。此外，據了解，現時在醫專轄下的14個專科學院中，有9個已接受或願意接受非本地培訓醫生以進行專科培訓，包括社區醫學、急症、家庭醫學、內科、婦產科、眼科、兒科、病理學和精神病學。因應未來新增的非本地培訓醫生，食物及衞生局將成立一個全新的平台，以今年稍後公布的專科醫生人力推算結果為基礎，邀請醫管局、衞生署及醫專代表共同商議專科培訓事宜，包括培訓學額和所需配套等。至於專科培訓名額的分配機制，我們明白本地培訓醫生的關注，但我們亦希望非本地培訓醫生不乏專科培訓的選擇。

至於與其他醫療相關的議題，我們理解現時本港的公營醫療系統面對非常多的挑戰，多位議員剛才亦一一提出，醫生人手只是其中一環，但這正正是不可或缺的板塊，否則各項改善和新措施均無法推展。

雖然有醫學界人士認為政府可投放更多資源來促進公私營協作，以減輕公營醫院的壓力，但在醫生人手短缺的情況下加大公私營協作，可能會令醫管局的醫生流失更為嚴重，同時會令私營醫療的費用更難負擔。因此，政府必須釜底抽薪，增加本港整體醫生人手供應，才能夠從根本上解決現時醫療系統的問題。

代理主席，我懇請議員支持《條例草案》及政府將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中提出的修正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21年醫生註冊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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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21年醫生註冊條例草案》。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委員已獲得通知，全體委員會會合併辯論各項條文及修正案。

第1至15條。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及邵家輝議員會分別動議他們的兩組修正案：他們的第一組修正案均旨在修正第6、8及15條；而第二組修正案均旨在增補新訂的第5A及6A條。陳沛然議員亦會動議修正案，旨在修正第8條。就修正案詳情，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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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動議修正《2021年醫生註冊條例草案》第6、8及15條，並增補新訂的第5A及6A條。有關修正案是因應法案委員會的討論及關注團體的意見而提出，目的是網羅更多合資格非本地培訓醫生來港服務，以應對本港人口增長和老齡化對醫療服務所帶來的挑戰。簡而言之，我們的修正案主要涵蓋以下3方面。

代理主席，首先多謝政府今次的修正案，當局將一些特別註冊放寬至非永久性居民的專科醫生，這我是支持的；一些合資格的醫科畢業生未取註冊亦可以回港實習，這我是同意的；以及有些有限度註冊醫生可以申請轉為特別註冊，這我也是支持的。簡單而言，對於政府的修正案，其實我全部都支持。

其實他們想回來，只不過相關系統令到他們沒有身份證，在當局今次的計劃下他們便未能回來。所以，為何我要提出這兩項修訂呢？主要原因是希望方便這些人可以回港。

這些大學的學生可以來港執業，為何教授不可以呢？甚至在那些醫學院轄下的附屬醫院裏工作的醫生，為何他不夠資格來港直接執業呢？等於香港大學轄下也有一些附屬醫院，在附屬醫院裏工作的醫生，我相信不是普通的醫生，而是都一定經過很嚴格的挑選。

政府經常提出的理由是，本地人均醫生比例比不上外國。好像今年2月政府曾說過，本地人均醫生比例是2.0，即是1,000人有兩名醫生，而鄰近的新加坡和日本是2.5，美國是2.6，英國是3.0，澳洲是3.8。外國人均醫生比例較高，我以前也在這會議廳說過，是因為外國的地方幅員比較大，很多人口稀疏的鄉郊和偏遠地區仍然需要一定數量的醫生。可能一個很大範圍的地方只居住了數百人，然後他們需要有一些醫生在那些地方，否則假設居民有心臟病要到城市醫治，可能需時半天才到達。但是，香港因為人口非常集中，在鬧市亦有很多診所供選擇，有些更集中在一座大廈內，所以看醫生非常方便。

很多人很喜歡將香港和新加坡作比較，包括效法新加坡免試引入有認可醫科資格的非本地醫生。先說回人均醫生比例，即是多少人口應該有1名醫生。

換句話說，新加坡政府能決定每年或未來幾年需要和引入多少外來移民，從而知道要增加多少房屋、教育和醫生。但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外來人口補充主要靠持單程證來香港與家庭團聚的內地人，每天配額是150個。每天讓多少人來港由中央政府審批，就此香港政府無權決定。香港政府不可以像新加坡政府般決定每年或未來幾年引入多少非本地人。既然香港政府連每年需要多少外來人口也無法由自己決定，又怎能準確預測人口增長和人均醫生比例呢？至於說新加坡公營醫療的壓力和負荷均沒有香港般嚴重，大家忽略了新加坡的稅率高於香港。新加坡人要供中央公積金，公積金不是薪金的5%，而是20%，當中有大約三分之一撥入醫療儲蓄戶口，另外還有強制醫保，低收入者可豁免。而當地公立醫院收費亦比香港高，住院費每天300新加坡元，即大約1,700港元，雖然新加坡政府津貼大部分費用，仍比香港每天幾百元貴。再看看兩地的急症室，新加坡在2019年4月l日起實施新政策，若有人叫救護車，救護人員到現場評估後，非緊急個案一律不送醫院，改為建議到診所求醫。另外，非急症病人如果在急症室看病，收費是274新加坡元，即大約1,500港元，非急症病人自然不會選擇到急症室看病，所以新加坡不會像香港般，急症室經常"爆滿"。香港醫院的急症室如果只是處理緊急和次緊急個案，相信亦不會導致醫生不足和急症室"爆滿"。問題在於每年大約220萬人次的求診者中，當中150萬人次，即是三分之二，不是急症病人，只有70萬人次是急症病人。即在急症室內，我們大部分時間是在處理非急症。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提出的修正案。我們在法案委員會曾討論過有關修正案，這是有助於再擴大一些途徑予符合資格的境外訓練醫生來港執業。新民黨不支持陳沛然醫生及邵家輝議員的修正案，我剛才聆聽陳醫生的發言，他作出了很多有趣的比較，他說香港及新加坡作為一個國家，香港跟外國的比較也很有趣。當然，我不完全同意。我不同意的是，新加坡是一個國家，其情況不能跟香港比較，即使大家的經濟規模、社會結構頗相似，但我不會在此作詳細的反駁。總之，陳醫生提出的資料，我覺得對他所提修訂的論據沒有甚麼幫助。就他的發言，特別是他提及醫管局的收費問題，我不清楚他是否會贊成醫管局提高收費。至於邵家輝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在法案委員會時也表達過，他的用意是良好的，但我覺得沒有必要。因為香港永久性居民在境外所生的子女，絕大多數也屬於永久性居民。

所以，為何今次特別提出這CSA，我希望其他同事可以再想清楚。有人覺得人數可能不是很多，其實多一個，對於香港來說，都是有幫助的。所以希望大家就這CSA投票時可以再細心想想，好嗎？

代理主席，我發言想談談自由黨的修正案。其實剛才邵家輝議員也說了很多，我只想把特別註冊放寬至非永久性居民的專科醫生、合資格醫科畢業生未取註冊亦可回港實習，以及有限度註冊醫生可申請轉為特別註冊。自由黨歡迎政府接納我們的建議，開放實習名額。醫科畢業生須先取得實習經驗才能正式註冊，但若過程不順利，會耗上以年計的時間才能正式執業。一名醫科生已經完成6年或以上的課程，有相當豐富的醫學知識，若只因配對實習過程有阻礙而拖慢其執業進度，則變成浪費。香港嚴重欠缺醫生，應該開放實習名額給香港永久性居民和其子女及子女的配偶，吸引他們來港實習紓緩"醫生荒"。很老實說，我們已有政策讓香港永久性居民的子女回港，其實今次一併放寬永久性居民、其子女或其配偶做這件事，只不過是幫助我們遊說更多自己人回港工作，也可替我們每年節省60萬元，共360萬元來訓練一名醫生。有人說此舉會剝削香港原有的資源，但其實納稅人無須繳付一分一毫。剛才我說節省360萬元，便可多一名合格醫生，為何也不去做呢？自由黨希望容許擁有"獲承認醫學資格"的非香港永久性居民的海外註冊醫生，若其生父或母或配偶為香港居民，均可透過"特別註冊"在港受訓及行醫。其實香港很多人才也計劃將其配偶的職業視作考慮條件，希望更吸引人回流扎根香港，貢獻香港社會。此外，自由黨認為，正如剛才邵家輝議員提到，在該100間大學畢業的便可以，在那裏學習的徒孫、徒弟可以來香港，但在那裏教學的卻被說成沒有資格，甚至我經常所說的史丹福大學的醫學院，為何在那裏執業或在史丹福大學醫學院任教的不能來香港，但其學生卻可以呢？我一直認為，政府應該不只考慮學歷，也應看看資歷。

代理主席，我希望貴黨可以支持自由黨的修訂。對於陳沛然議員的修正案，其實正正在我昨天提出口頭質詢時也發覺，醫務委員會突然間可以改變很多事。

最好是讓醫學界代表"話事"，以後除了他們幾名少數派賺得盤滿缽滿之外，其他人人也不用做了。

代理主席，政府這次修例為有限度註冊醫生提供銜接安排，加入特別註冊制度。其實我在2017年3月22日一個關於修訂《醫生註冊條例》的會議上，已經提出過有限度註冊醫生的問題，時任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答覆指，截至2016年年底，共有29名有限度註冊醫生於香港大學工作，52名於香港中文大學工作，他們來自格魯吉亞、斯里蘭卡、巴林、阿曼和尼泊爾等地。他們因未考獲本港的執業試，只能以有限度註冊在香港從事醫學院教學、研究工作或執行醫院工作。醫院管理局聲稱醫生短缺人數達300名，實情是由2011年至2017年6月底，當局拒絕了343宗非本地培訓醫生的求職申請——這是立法會文件提供的資料——當中已經說明申請人專業水平不達標，未能符合駐院醫生的條件。所以，現行的制度就是我們會揀選一些有質素、有水平的醫生，而我們亦一向歡迎海外醫生，只是希望並非重量不重質。政府一直有透過有限度註冊制度，免試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於公營醫療機構工作，近年更將註冊年期由1年延至3年，政府的說法是可以吸引更多海外醫生到醫管局工作，但根據香港醫務委員會最新的數字，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一共引入125名有限度註冊的非本地培訓醫生，當中受僱於衞生署有3名、港大有41名、中大有57名，而在醫管局工作只有24名。換言之，近八成人是受聘於兩間大學的醫學院，絕大部分有限度註冊的非本地培訓醫生根本不是在醫管局的重災區工作，無法紓緩人手壓力。我在2016年11月30日至2017年l月13日，分別先後進行了3次問卷調査，就醫委會改革收集市民、全港醫生，以及選舉委員會醫學界別分組選舉候選人的意見。

這些數字已經十分清楚反映有限度註冊制度的問題及相關漏洞，而最新的修正案其實沒有糾正之前制度上的一些問題，相反地更把它們擴大，我認為是一項倒退的方案。遺憾的是政府一意孤行，將醫學界和市民的意見置若罔聞。但我仍然希望政府尊重專業自主，確保香港醫學專科學院繼續履行其法定職能，為專業資格水平把關，並採納醫專及其分科學院的建議，就最新的修訂建議檢視及調整現時的專科註冊資格審核機制，以符合修訂條例需要維護專科培訓、專科資格水平和標準。此外，我亦要求政府必須承諾讓年青醫生及本地醫科生優先獲專科培訓和實習的機會。

我最後想回應的是，有人要求醫生——包括我——去考試，我的回應是，其實我們一向都會每年考試，我自己考試亦考到30多歲，不斷地考。有人問一個高材生或尖子是否夠膽考試，我覺得非常"搞笑"。我們勇於考試，亦每年都在進修。所以，我會接受考試的挑戰，我亦有同班同學正在考取英國或不同國家及地區，包括本地的執業試。

第三，政府須馬上聯同上述機構，向公眾、醫學界解說聘用非本地培訓醫生或認可海外專科資格的機制及門檻，保證受聘醫生達既定的專業水平。第四，特別註冊委員會需要有前線醫生的參與，才能反映公營醫生的聲音。第五，本港公營醫療服務問題複雜，不是單靠增加輸入非本地培訓醫生就可以解決，政府必須檢討及改善公營醫院的軟硬件配套，例如增加病床、手術室及其他專業人手。

代理主席，我有數點簡短的發言。第一，我想肯定有限度註冊醫生的貢獻。

另外有3名會在2022年第一季前履新，衞生署亦有14名有限度註冊醫生。這些有限度註冊醫生，最初的申請其實已經經香港醫務委員會嚴格審批，其後亦在本港的公共醫療機構工作，亦持有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頒授或認可的專科資格，所以他們的質素和水平是得到肯定的。至於邵家輝議員所提的修正案，我亦想作澄清。無論是容許香港永久性居民配偶及子女可申請特別註冊，或者一些醫院的教授，或附屬醫院的醫生，其實有關人士都可透過有限度註冊醫生的途徑來港執業。如果他們符合特定的條件，可銜接到特別註冊。政府的修正案第3條亦可以照顧他們的需要，令他們在公營醫療機構服務一段較長的時間。代理主席，最後亦想談談以有限度註冊形式在香港工作的非本地培訓醫生現時的安排。在香港的公營醫療機構——該4間香港公營醫療機構，以有限度註冊形式，而工作滿5年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如果他們持有獲得香港醫專認可或頒授的專科資格，將可按法例要求，申請由有限度註冊銜接到特別註冊，無須等待認可醫學資格名單的公布。視乎各醫療機構的實際聘任安排，第一批的合資格有限度註冊醫生可望在明年銜接到特別註冊的途徑。代理主席，最後我懇請議員否決陳沛然議員和邵家輝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講稿附錄所載沒有修正案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陳沛然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

我命令若稍後就本條例草案的條文或其修正案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贊成的請舉手。陳沛然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全體委員會稍後會處理局長的第二組修正案。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秘書剛讀出經修正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贊成的請舉手。陳沛然議員反對。

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就第8條提出的修正案，以進一步修正第8條。

贊成的請舉手。陳沛然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陳沛然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請動議你的第二組修正案，以二讀新訂條文。

贊成的請舉手。陳沛然議員要求點名表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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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的請舉手。陳沛然議員要求點名表決。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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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21年醫生註冊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

主席，我發言支持《2021年電訊條例草案》的二讀。

正正由於5G技術在應用方面越來越廣泛，對市民生活越來越重要，對相關傳送設施的維護亦需要加強，以確保5G服務的可靠性和穩定性。《條例草案》其中一項主要建議，便是加強保護地底下的電訊基建設施，包括將在沒有採取合理措施下施工而導致地下電訊設施受損定為刑事罪行，違者最高可判監6至12個月，以及罰款25,000元至最高的200,000元。政府強調有關罪行和罰則，與現時維護地下的供水、供電和燃氣設施的法例相若，不會對建造業界和各類掘路工程造成很大影響。但是，其實現行相關掘路限制、業界施工前要申請的種種牌照、批准和程序已經不少，令有關工程的準備及施工時間越拖越長，加重對市民的滋擾，也對交通造成影響，工程成本亦因而增加。另一個問題是，承建商和工人在施工時，往往掘開路面才發現地底原來藏有各類新增或舊有管道和線路。尤其是在舊區，相關地下設施的圖則紀錄資料，不少都未必準確和全面反映實質情況，令業界擔心會否在不知情之下，破壞某些電訊設施，並因而誤墮法網。通訊事務管理局承諾在制訂有關指引時會諮詢相關業界，我希望有關工作要做好一些，做到當局所說，要顧及建造業界在遵從相關規定時的實際情況。相關申請審批亦必須簡易快捷，最好是提供一站式服務，業界尋找單一部門，便可申請掘路所需的所有牌照和批准，收費亦要合理。政府亦要同時要求電訊商及相關部門，妥善記錄其地下設施的資料，供申請進行掘路工程的公司查閱，最好是存放在現時構建中的空間數據共享平台，讓業界可以上網便找到有關資料，減少錯誤的開挖。除了掘路工程，今次《條例草案》另一個層面，亦跟我們業界息息相關，便是5G物聯網在住宅大廈、商場和停車場管理等方面的應用。有關應用涉及傳送範圍和顧客人數等，與用於手機通訊及其他全港性、區域性的廣播傳送十分不同，因此現行法例已存在兩套不同的發牌制度和規管架構。為了促進相關科技和應用發展，《條例草案》建議簡化適用於物聯網服務的"非傳送者牌照"的申請、審批及上訴程序，這個大原則我是非常支持的，尤其是現正使用有關物聯網技術的公司，有些可能不知道這等同電訊服務而需要領牌。在這方面，政府同樣要做好宣傳和諮詢，盡量精簡審批，不要窒礙創新科技的發展，以及業界的正當營運，務求令更多市民和企業，可以更簡便和兼宜地享用相關新科技帶來的好處。

5G服務在香港推出短短一年之間，網絡覆蓋已超過90%的人口，部分核心商業區及人流密集的地方，覆蓋率更高達99%，位處世界前列，進展十分理想。與此同時，物聯網服務亦發展迅速，智能家用及個人消費電子產品日趨普及。為配合通訊業的發展，尤其是5G和物聯網服務的應用，並確保業界繼續保持活力、具競爭性及方便營商，我們有需要優化現有電訊規管架構，確保規管架構與時並進。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遂於今年7月向立法會提交《2021年電訊條例草案》，以展開法案的審議程序和工作。主席，《條例草案》涵蓋以下的4項立法建議：第一，在5G及物聯網時代下，智能家居及個人消費電子產品發展迅速，很多配備網絡連接功能，但這些產品本身並不屬於《電訊條例》下的規管範圍。因此，我們建議修訂《電訊條例》第32D條，清楚訂明通訊事務管理局的權力及職責將集中規管這些產品的電訊功能，包括技術標準和規格，以配合時代發展的需要。第二，香港的地下空間滿布重要電訊基建設施。這些設施除了支援銀行、財務機構及緊急服務之外，亦是連繫我們流動電訊網絡的重要骨幹。電訊基建設施的完整性及穩定性越來越重要，業界多年來亦強烈要求政府加強地下電訊設施的保障。我們參考現行對其他公共設施，例如供電電纜及氣體喉管等的法定保障安排後，建議修訂《電訊條例》，若任何人在電訊線路附近進行任何地下工程時，沒有採取合理步驟及措施保護或防止地下電訊線路受損，將會構成刑事罪行。通訊局亦會制訂指引，為業界，尤其是建造業，提供清晰的施工安全指引和預防措施。這些指引可為業界在遵守有關法例時作為免責辯護。《條例草案》通過後，通訊局會就指引與相關業界和持份者進行諮詢。我們認為有關措施已經平衡了電訊商加強保障地下電訊設施的訴求，同時亦顧及建造業界在遵從相關規定方面的實際情況，亦間接回應了剛才有議員所提出這方面的問題。第三，為便利業界在5G及物聯網時代盡快推出創新服務，我們需要更具彈性的發牌機制。我們建議簡化現行規定，賦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透過在憲報刊登公告，指定某些適用於特定地域覆蓋範圍、服務範疇、規模或顧客群組等各方面的電訊牌照為非傳送者牌照。這些牌照一般規模較小，可以較彈性的發牌方式發出，讓業界可受惠於較寬鬆的牌照條件及較低的牌照費，亦間接回應了剛才謝議員所提出的問題。最後，我們建議擴大現行電訊上訴委員會的職權，並命名為"電訊上訴委員會"，讓它可以處理現行《電訊條例》第7Q條以外，即有關持牌人從事剝削性行為以外的上訴。若持牌人不滿通訊局其他與電訊相關的規管決定，可以向上訴委員會提出覆核。主席，《條例草案》回應了業界和持份者就電訊規管架構所提出的建議，亦獲業界和立法會普遍支持。因此，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及通過《條例草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21年電訊條例草案》，予以二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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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21年電訊條例草案》。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第1至17條。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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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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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21年電訊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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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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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21年電訊條例草案》。

據政府當局所述，在《條例草案》下，另類吸煙產品包括俗稱電子煙、加熱煙草產品及草本煙的產品。法案委員會的討論，主要集中於有關全面禁止加熱煙的建議。鑒於已有確實證據證明有各種口味並對青少年而言相當吸引的電子煙，含有並釋出多種會危害健康的化學混合物及有毒物質，因此委員的一致意見是應全面禁止電子煙。然而，對於全面禁止加熱煙的建議，委員之間意見紛紜。部分委員支持當局全面禁止加熱煙，他們認為，這些產品如獲准進入市場，會吸引新一代的年輕人和婦女成為吸煙者，或會造成門戶效應，令青少年及非吸煙者習慣使用有關產品後開始使用尼古丁，轉而吸食傳統香煙。此外，吸煙不但引致使用者的健康問題，令旁人接觸二手煙，更對公共醫療開支構成沉重負擔。因此，有迫切需要在新型吸煙產品在本地市場大行其道，導致吸煙率可能反彈前，對其所帶來的害處防患於未然。有委員進一步建議，為了公眾健康，政府當局長遠而言應全面禁止包括傳統香煙在內的所有香煙產品。然而，有多名委員認為，不應以全面禁止的方式，而應以類似規管傳統香煙的方法，規管加熱煙。他們指出，雖然加熱煙與傳統香煙同為煙草產品，不可能會完全無害，但加熱煙是加熱而非燃燒煙草，現時有證據證明，加熱煙可減少使用者接觸有害及潛在有害化學物質，而現時沒有臨床研究指加熱煙的危害大於傳統香煙。考慮到《條例草案》並非以平等方式禁止和限制傳統香煙及其他煙草產品，加上政府當局沒有公布長遠會這樣做的時間表，成年吸煙者選擇吸食加熱煙的權利不應被剝削。這些委員指出，香港的吸煙率在全球而言已是相當低，而防止新一代的吸煙者出現，合適的做法應是加強公眾教育，讓他們了解吸煙的危害，從而作出知情選擇。就使用煙草產品施加年齡限制，亦是有效的方法。有委員亦建議，政府當局可參考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的銷售許可制度，逐一檢測申請進入本地市場的加熱煙，只有符合政府當局所訂標準的產品，才可批准銷售，以及上調加熱煙的稅率，以消減市民購買這些產品的意欲。委員察悉，全面禁止另類吸煙產品的建議涉及禁止進口該等產品。有委員關注到，如果另類吸煙產品被帶進香港並被移離有關飛機、船隻或貨物轉運區的唯一目的是為了在香港境內重新包裝後轉口，作其他業務內部用途及研發工作等用途，《條例草案》並無就此訂定豁免安排。他們認為，有關禁止會對物流業及創新科技界的業務構成不良影響。邵家輝議員曾表示擬提出一套修正案，將加熱煙從載於該條例擬議新訂附表7中另類吸煙產品的定義中剔除，並受類似規管傳統香煙產品的制度所規限。由於該擬議修正案被裁定具有改變《條例草案》的基本原則的效力，而非只是修訂其細節，因此不可提出。此外，有包括易志明議員在內的議員曾表示，打算對《條例草案》提出其他修正案，當中包括上述有關禁止進口另類吸煙產品的規定作出豁免的範圍。該等議員的具體修正案，我會留待他們自己介紹。法案委員會不會對《條例草案》提出修正案。法案委員會對政府當局稍後對《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並無異議。主席，以上是我就法案委員會工作的報告。主席，我本來不想就法案委員會再作任何發言，但基於主席昨天提到利益申報，故此我要在此慎重地清楚說明，我就《條例草案》並無直接或間接利益。我亦申明，我是已有50多年煙齡的煙民，但我從未接觸過電子煙及加熱煙。我在立法會工作已有17年，亦曾經手處理不少法案委員會，但今次這個法案委員會確實令我十分困擾和遺憾。這個法案委員會共召開了6次會議，在該6次會議期間，我們曾經7次跟局方高層溝通，包括正/副局長、秘書長及政治助理。在溝通過程中，我被要求把他們的意見，透過我個人跟業界溝通。因此，在過程中，我有18次跟煙草事務協會往來，由我個人向他們提出局方的意見，與他們探討，待他們回公司研究後作出答覆。另有兩次跟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開會，聽取他們的意見。然而，很可惜，最終也要勞駕行政長官約我會面傾談《條例草案》。在整個過程中，我覺得一切傾談的過程被全部推倒，出爾反爾，我感到很無奈。

主席，我發言支持《2019年吸煙條例草案》的二讀。吸煙危害健康，這一點人人都知，但可惜仍然有人選擇吸煙。香港與絕大部分地區一樣，容許市民吸煙，但對煙草產品的款式、成分、生產、銷售、宣傳及吸食地點等，施加不同程度的限制，並徵收相當高的稅款，藉此提高煙價，減少煙民數目，促使他們戒煙，減輕吸煙對公眾健康的影響及醫療系統的壓力。政府這次修例，是針對近年在世界各地興起，而且特別受青少年和女士歡迎的電子煙及加熱煙，禁止這些另類吸煙產品在香港生產、入口和銷售，希望避免有更多人被這些新產品的時尚外型，以及五花八門的香味吸引，導致染上煙癮，成為煙民，令他們的健康終身受損。對於禁售電子煙，各界基本上都是支持的，因為很難清楚了解它們的成分及對健康的禍害程度。但對於禁售加熱煙，社會上有不同意見。反對全面禁止的人認為，加熱煙的成分與傳統煙草產品並無分別，但吸食時產生的二手煙和煙草味較少。有些研究更聲稱，加熱煙對吸食者的健康影響較傳統香煙低，因此建議與傳統香煙一樣，將其納入規管，即是將加熱煙合法化。支持全面禁止的人則認為，正正因為加熱煙有這些所謂的"優點"，更容易吸引原本未必會吸食傳統香煙的人試食，因此更加需要禁制。更何況，無論如何吸食——包括加熱煙和傳統香煙——均會危害健康，而我們的最終目標亦是希望全民戒煙。我向來十分尊重市民的個人自由和選擇權利，但前提是不可以影響到其他人和整體社會的利益。不論加熱煙的禍害是多一點抑或少一點，總之都是對吸食者、市民、社會有害。對人有害的東西，即使因種種理由無法即時將它禁絕，亦不應讓它有機會擴大禍害。這就是我支持禁售加熱煙、支持《條例草案》的主因。除了有關加熱煙的爭議，不少人亦質疑《條例草案》"禁賣不禁食"的原則，擔心會助長走私和販賣私煙活動。當然，亦有人會說，如果全面禁止電子煙和加熱煙，便不如一併禁止吸食傳統香煙。事實上，有個別海外國家已就全面禁售及禁食煙草制訂路線圖和時間表。特區政府既然注重市民健康，是否也應該同時認真考慮一下呢？我聽聞政府和煙草業界在商討應否將加熱煙規範化的過程中，曾經提出多項加強控煙的建議，包括提高買煙的合法年齡、進一步限制展示煙草產品、收緊煙包式樣的規格，還有提高煙草稅及加強戒煙服務等。雖然政府現已擱置將加熱煙規範化，但這些禁煙和控煙措施亦應該繼續考慮推行。主席，我本身不是煙民，但與大部分市民一樣，最關心的是那些心智尚未完全成熟、自制能力有限的青少年及兒童，希望避免他們因為好奇心或受到朋輩影響而成為煙民。因此，政府將來是否可以研究將未成年人士吸煙，或者教唆未成年人士吸煙刑事化的可行性呢？還有就是要進一步限制在公眾地方吸煙。

我在早幾年已經提出，是否可以效法某些海外國家，反過來做，在全港各區劃定合理數目，最重要是影響他人最少的地點作為指定吸煙區，其他公眾和戶外地方則全部禁煙。有關建議即使難以在人多路窄的舊區實行，那麼在新發展區又是否不可以考慮呢？希望政府認真考慮，攜手將香港建設成更健康、宜居、市民享有自由但同時尊重他人權利的城市。

主席，我的發言是支持《2019年吸煙條例草案》。以我的理解，這是支持全面禁止新型煙草產品的法案。《條例草案》不單處理眼前的問題，更為了未來背負着一個遠大的目標，就是要令香港成為無煙城市，控煙不走回頭路，畫出一道保護牆，防止日後新型產品排山倒海地出現。主席，我對《條例草案》充滿感情，大家都知道，除了因為我是最早在議會提出要管制電子煙的人之外，在2019年，即《條例草案》第一次成立法案委員會的時候，我亦擔任這個法案委員會的主席。想不到3年後才有機會投票。在我擔任主席時，我開快車，連續舉行了3次公聽會，接見了133個團體和140名個人代表，也接收了11,500份意見書，並舉行了9次會議。但是，礙於種種原因，令到議會內法案委員會的工作舉步維艱，無法推進。在芸芸原因當中，主要有三大阻力，第一，就是當時的政治環境極度泛政治化，不單議會大塞車，而且政治掛帥亦令議會在凝聚共識方面成為了一個忌諱。第二個原因，就是煙草商財雄勢大的反撲，不論專家或整個產業鏈的持份者均被動員。第三，就是在7年的空窗期內，一些已經成為產品用家的人士的反對意見。主席，《香港國安法》的實施，令本屆議會回復正軌，在"愛國者治港"的前提下，反中亂港被排除在外，令議會回復正常。議員捉緊延任一年的時間，不單重啟審議工作，也完成了有關工作。雖然是歷盡波折，但《條例草案》如能在今天獲得通過，我們絕對對得住我們的下一代以至後代，因為禁絕新型煙草產品，令特區政府以至各個專業委員會均能更聚焦處理未來的戒煙工作，無須整日擔驚受怕，恐怕煙草商又推出新產品，令禁煙和控煙工作經常"火燒後欄"，顧得了前面，卻顧不了後面。亦防止門戶效應令青年人加入成為煙民，同時令控煙工作有可能前功盡廢。主席，我剛才提到，我和工聯會曾在2014年質詢當時的高永文局長，指出我們眼見電視廣泛報道有小學生吸食電子煙，而這些電子煙不單有水果味道，更有五花八門的味道，在文具店和格仔鋪也可以買到，青年人只要在好奇心的驅使下，很容易便會產生羊群效應，一發不可收拾，必須盡快立法管制。但是，奈何當年泛政治化纏身，局方錯過了防微杜漸的黃金時機，一拖就拖了7年，換來今次花了3年的時間、事倍功半的苦況，處理《條例草案》。相反，煙草商不是吃素的，他們見到一大塊肥肉便立即飛撲過來，見到小朋友貪愛水果味和不同的人造味，以及對煙霧彌漫如此好奇，而家長亦掉以輕心，以為是玩具，於是煙草商便乘勢推出加熱煙，還加入不同的口味，令到所有用家減低了戒心。在未有管制之下，由於有部分是免稅的，亦有些是走私香煙，所以費用相對較低，更容易吸引青少年使用。主席，接着我想談談吸煙年青化的問題。早前6月香港大學青少年戒煙熱線的調查合共訪問了733位青少年吸煙者，當中有48.7%認為電子煙的口味很多元化和很吸引，亦有44.9%認為電子煙比傳統香煙便宜。另外，調查亦顯示，在2019年至2020年，25歲以下有吸煙的青少年當中，曾經使用電子煙或加熱煙的比例不斷上升。在283名25歲以下的受訪者中，有243名曾經使用新型煙草產品，比例達到85.9%，較2017-2018年度增加了28.5%。另一項更驚人的發現，就是在73間——這是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顯示——在73間小學的2萬名小四至小六的學生中，有2,530名曾經吸食電子煙，1,510名曾經吸食加熱煙。由此可見，在沒有法例監管的情況下，吸煙的問題惡化，並趨向年青化，這正是為何十大校長會登報支持今天通過這項全面禁止新型煙草產品的《條例草案》。主席，我剛才開始發言時說控煙不走回頭路，我們的控煙工作極之艱巨。在1982年開始立法草擬《吸煙條例》的時候，距今已接近40年，而吸煙的煙民數字由人口的23.3%降低至現時的10%。按平均計算，差不多要花3年時間才能減少1%。如果因為有新型煙草產品吸引青年人成為煙民，除了每減少1%便要花3年的時間外，還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資源。不論教育、推廣、戒煙工作和醫療等均相當昂貴，所以不能走回頭路。另外，在討論的過程中，也有不少爭議，這些爭議可簡單歸納為數點。第一，由於煙草產品的產業鏈龐大，商界基於本位主義，阻撓法案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我要在此強調，議會的立法工作須關乎社會的整體利益，減低健康風險，同時也要為醫療開支負責。當然，還有一點，就是大家會問二手煙的問題。有人說煤氣本身沒有氣味，但由於要表達危險性，所以加入了氣味。如果電子煙、加熱煙的二手煙使用了不同的味道掩蓋原來的煙味，其他一般市民又如何預防這些二手煙呢？另外，公聽會有不少報販參與，表達希望能夠售賣加熱煙。

事實上，報販的生計是值得關注的。

當然不可以，因為它們本身都是吸煙產品，反而更加會產生門戶效應，吸引年輕人加入成為煙民。

如果跌入這個邏輯陷阱，便是忽略了說話本身的用意和中了圈套，所以是絕對不能跌進這陷阱。希望未來的禁煙工作能夠在政府和有關專業委員會的帶領下，繼續向前邁進，達致一個無煙的城市。

主席，吸煙危害健康，這是社會的共識，但若把危害健康作為在社會禁絕的準則是危險的，並會做成種種的政策矛盾。最顯而易見的例子便是糖，有醫療專家指出，糖比煙草對身體的傷害更為嚴重，但我們很難想象，政府會推出禁售糖的政策。主席，我不是煙民，亦不贊成市民吸煙，但要在社會推行反吸煙政策並不是"一刀切"的禁止出售香煙，而是寓禁於徵。今天不能支持政府的《2019年吸煙條例草案》，亦是同樣的道理。我不支持《條例草案》的一個原因，是《條例草案》沒有把加熱煙與電子煙分開，而是以同一尺度處理。電子煙是一些化學劑，吸食時並不涉及燃燒煙草，而加熱煙與傳統香煙是同類產品，理論上不應區分處理，因此，我們亦沒有加熱煙較傳統香煙更危害健康的明確證據。主席，本會在審議《條例草案》期間，有製煙業的僱員向我表達意見，指香港的煙草業已是夕陽行業，而生產加熱煙能幫助行業的生存，但現時《條例草案》不但禁止加熱煙在本港售賣，製造亦同遭禁止，令煙草製造業更難生存，間接亦影響僱員的生計。

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發言支持政府《2019年吸煙條例草案》。主席，有甚麼比市民健康、公共衞生、年輕人健康成長更加重要呢？我們多年來一直都說吸煙危害健康，會傷害身體，令人上癮的尼古丁，會令社會及吸煙者付出沉重的代價，而每年因為吸煙導致死亡的人數一直高企。政府及各界在過去多年用了很多方法，做了很多宣傳，並加強控煙，使本港15歲以上人士的吸煙率已經由上世紀80年代超過20%，下降至現時的10%。不過，當全世界都開始逐步禁煙的時候，那些煙商就已經開動馬力，開拓電子煙及加熱煙的市場。我們看到最近有很多這些煙商的股價不跌反升，為甚麼？因為市場越來越大。我們從他們在網上的推廣可見，他們的產品的包裝形象，均是以年輕人為推銷對象，與他們所說的並不是針對年輕人剛剛相反。我們看到口味包羅萬有、設計很精緻、很時尚，令人人都想一試。美國在2018年的公布已發現當地有360萬名青少年曾經吸食電子煙，而日本年輕人吸食加熱煙亦有上升趨勢。主席，如果我們任由這些另類的加熱煙、電子煙，甚至未來可能還有更多另類煙草產品在香港出售，我相信本港與美國和日本的情況將會相近。我們一直對兒童，從小到大告訴他們，吸煙危害健康這個理念，這些努力亦將會付諸流水。主席，我身邊亦有很多朋友、年青一代，尤其是女士，以前她不吸煙，因為吸煙會有煙味，她覺得不太好、有損形象，所以不吸煙。不過，因為加熱煙沒有味，沒有味但又很多人吸食，所以她便開始吸加熱煙。此外，有很多證據顯示，吸食加熱煙或另類煙後，慢慢可能會再吸食傳統煙。因此，我今次非常支持政府這項法例，我反而覺得來得太遲。我希望政府未來可以做得更積極。今次法案委員會的討論真的經歷了一段很長時間，有很多波折，亦因為今年我們延任，《條例草案》才有機會交上來繼續討論，且於今天有機會通過。很多人都說爭議其實不在於電子煙，由於不知道電子煙包含的物質，而它的口味包羅萬有，所以是非常危險，亦有很多報告已證實電子煙對身體可能有很大傷害。因此，法案委員會對禁止電子煙是沒有爭議的，但在禁止加熱煙上，就禁止還是規管便出現了很大爭議。主席，我一直都支持政府全禁電子煙及加熱煙，理據是甚麼呢？我聽到很多人說，不禁加熱煙是因為加熱煙的尼古丁含量較傳統煙少很多，所以可以作為傳統煙的替代品，對身體的傷害沒有那麼大。主席，其實這並不是尼古丁含量有多少或是有沒有的問題，又或者即使有較少尼古丁，其實並不代表是更安全。即使含量較少，其實都是有，尼古丁都是會令人上癮，都是對身體有害。

不過，已經有很多報告顯示，這其實是會引致"門戶效應"的。換言之，養成吸食加熱煙這個習慣，並不代表可以戒煙。另有很多研究顯示，如果真的想戒煙，便要全面戒煙，即所有煙也不吸，電子煙、加熱煙也不要吸，這樣戒煙的成功率便高得多。如果打算利用加熱煙代替傳統煙來戒煙，最後的成功率會大大降低，而且很多時候也有機會再次吸食傳統煙。因此，我認為以加熱煙來戒煙並不是一個有效和良好的方法，所以我不認受這個方法。

這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如果今天提出的法案是全面禁煙，主席，我也會義無反顧的支持，但我們知道政治現實是這會有更大爭議。不過，以前做得不對、做錯了，是否代表我們要將這個錯誤延續呢？所以，我極力要求政府訂立一個全面禁煙的時間表和路線圖，我也十分希望香港有一天成為無煙城市。因此，我認為我們今次要討論的，是市民的健康、是公共衞生，以及對年輕人的影響，而不只是煙草商的利益，以及是否吸煙或戒煙等問題。主席，其實這段時間多了這些人在街上吸煙，我相信大家也看到。由於有很多地方不准吸煙，於是我們看到四處角落也有很多人圍着所謂"打邊爐"，其實就是一齊吸煙。當然，有傳統煙、加熱煙、電子煙，甚麼煙都有。我接獲很多市民投訴，指很多人一邊走一邊吸煙，真的十分討人厭，因為走在後面或旁邊的人，自然會吸入煙霧。很多市民也問我可以如何處理。舉例來說，政府可否劃出一些指定地區，只在該處才准吸煙，而不是在大廈樓下有垃圾桶、有煙灰缸的地方隨處圍着吸煙呢？又有人表示，政府可否真的提供一個時間表，訂明何時可以全面禁煙，又或可否規定不准邊走邊吸煙呢？因為邊走邊吸煙的話，街上的人沒有選擇，一定要吸入二手煙。他們也十分擔心，以前如果聞到煙味，大家懂得閃避，不想被二手煙影響健康，但現在加熱煙沒有味道，大家真的要看到煙霧攻過來才懂得避開。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此，我認為不是《條例草案》通過便可以，其實政府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主席，面對市民的健康，我認為不應該有妥協的空間。不過，在審議《條例草案》的過程中，我認為政府一直不夠堅定，舉棋不定，猶豫不決，既拖慢了時間，也令法案委員會主席黃定光議員十分難做，即使他花了很多時間協調、做了很多工夫，但結果都是浪費了他的時間和精力。事實上，法案委員會的審議過程亦不愉快，所以我認為政府有改進的空間。當我們面對爭議如此重大的法案和政策時，當我們討論的是關乎整個社會要付出甚麼代價，是關乎整體公共衞生及市民的健康的時候，我希望政府在處理這些政策和法案上，一定要堅定，不要退讓，否則是做不成的。主席，我重申，我全力支持香港全面禁煙，希望香港可以發展成一個無煙城市，今次也支持政府的《條例草案》。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香港可說是禁煙最積極的地區，自1982年起訂立《吸煙條例》，之後通過加價、教育、宣傳推廣戒煙等循序漸進的方式推動控煙工作，鼓勵市民拒絕吸煙。自1980年代初，香港的吸煙率由約23%逐步下降至2019年約10%，為全球吸煙率最低的地區之一，證明多年來的禁煙工作有一定的成效。今次政府修例的目的，是擬全面禁止新型煙草產品在香港出現，包括電子煙和加熱煙，條例的出發點是保障公眾健康，防止年輕人因為新型煙草產品而形成吸煙的習慣，避免加重醫療系統的負擔，用意是好的，按理應該支持。但我經過權衡利弊，加上在審議法案時，政府回應委員提問時仍未能釋除我本人及業界的疑慮，所以仍然在考慮之中，需要政府進一步解釋，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政府"一刀切"全面禁止加熱煙的科學數據不足。政府認為加熱煙和電子煙的成分複雜，較傳統煙更有害身體，精美包裝及謬誤的宣傳會吸引年輕人吸食另類煙。由於電子煙與傳統煙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成分，會造成監管漏洞，我接受解釋。但加熱煙對傳統煙草採用另類的加熱方式，按理與吸食傳統煙的傷害相似，監管亦較容易，但加熱煙對周圍的空氣、環境影響相對較少。如果政府容許傳統煙繼續在市面銷售，為何不容許與傳統煙成分相似的加熱煙存在呢？雖然政府表示加熱煙在不同的燃燒溫度下會釋出不同的有害物質，但亦有數據顯示加熱煙較傳統煙的尼古丁含量低，有助吸食傳統煙的煙民減輕對傳統煙的依賴。有民間組織進行街頭調查，近99%的加熱煙用家表示原來吸食傳統煙，近幾年才轉吸加熱煙，若全面禁止加熱煙，他們會轉回吸傳統煙，所以禁售措施無助煙民戒煙，反而可能對轉回吸傳統煙的煙民的身體帶來更多傷害。由此可見，加熱煙作為傳統煙其中一種替代品，有一定的作用，在某程度上可減輕煙民對吸食傳統煙的依賴。在法案委員會審議階段，政府提供了美國FDA對煙草產品的規管制度，FDA對所有煙草產品採用同一套規管方法，即無論傳統煙或加熱煙都要逐一申請銷售許可，產品必須提供所有健康風險調查的完整報告，確保煙草產品符合健康標準。這種規管制度可以讓符合要求的產品進入市場，許可的背後有嚴謹的科學論據支持，如果政府有一套類似的制度，便可以減輕煙民無論在吸食傳統煙或加熱煙時受到的傷害，減低對煙民身體的影響，而無必要"一刀切"禁加熱煙。其次是如何避免對旅客造成影響。目前，雖然有不少國家禁止加熱煙和電子煙，但仍有66個國家和地區准許售賣加熱煙，包括內地。

過往政府推出禁煙措施時會考慮對入境旅客所產生的影響，採取彈性的做法，例如2010年實行入境只可以攜帶19支香煙，即使多帶了，亦可以選擇棄置多餘部分的香煙或補交稅款，由於香煙相對價值不高，旅客的損失不大，比較容易接受。

第三，在這次修例的過程中，看不到政府規劃未來禁煙的路線圖。如果為市民着想，政府不應滿足於現狀，應就禁煙安排制訂路線圖，進一步降低香港煙民的數字。例如芬蘭已於2014年提出路線圖，目標是把當地15至64歲的煙民比例，由2013年的16%下降至2040年的不足2%。

目前煙草稅率佔價格的比例約為63%，已低於世界衞生組織建議的75%。我曾經建議政府在規管加熱煙時，可考慮禁止21歲以下青少年購買和吸食，可惜不獲接納。所以，沒有禁煙路線圖，政府就沒有壓力定期檢討政策，香港就難以達致無煙或低煙城市的目標。主席，這次修正案中，易志明議員提出把由車輛運載來港以作轉口的另類吸煙產品納入豁免範圍，我認為是合理的。內地是電子煙的發源地，也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國，超過一半以上的另類吸煙產品由內地出口，深圳的寶安區是其中一個主要產地。數據顯示，全球2020年的新型煙草，包括加熱煙和電子煙的銷售額達424億美元，由此可見，由深圳製造及出口的另類吸煙產品的數量和價值相當可觀。香港是內地貨物的主要轉口港，內地佔香港轉口貨物比例高達59%。由此推斷，另類吸煙產品由深圳經香港陸路轉口到海外的數額應該相當大，對香港物流及經濟帶來直接幫助；而一直以來，香港海關已有一套嚴格監管轉口貨物的制度，可以有效堵塞走私的漏洞，當局不應太多顧慮。因此，我會支持易志明議員的修正案。主席，我謹此陳辭。

第一，我沒有吸食電子煙，也沒有吸食加熱煙，亦沒有吸食傳統香煙。我本身是代表批發及零售界，而當中一個商會就是煙草商會，我在法定上是代表他們的。所以，人們問我有甚麼利益的話，我可以對主席說，我沒有直接的金錢利益，也沒有間接的。如果有些朋友說，你幫助那些人，他們會否投票給你？主席，我在此呼籲，假設我參選下一屆立法會的話，請那些煙草業的朋友不要投票給我。

我想說，香港現時大約有10.2%的人吸煙，大約有60幾萬人。這60幾萬人，這項法案今日通過了的話，可能他們以後的選擇權，即去選擇一種減少傷害的加熱煙的話，他們便沒有這個機會了。主席，雖然我是代表煙草商會的議員，但我想說，在這項法案最早推出來的時候，你們是希望禁電子煙和加熱煙，而煙草商會對我說，其實他們希望兩種都保留。但是，經過會議上討論了很久，我在開會的時候聽到一些不同的論據之後，我對電子煙亦是有憂慮的。因為電子煙的液體其實是就這樣倒進去，而不是原廠送來。加入了甚麼液體，怎樣去監管、控制，對於所有人，其實我都有一定的保留。所以，縱使我代表的商會對我說，我亦告訴他們，其實我無法支持他們不禁電子煙。加熱煙的話，經過很多論證或人們多次對我說之後，我明白到加熱煙這種產品與傳統香煙有甚麼分別。第一，它是針對傳統香煙的減害而做的，因為它沒有燃燒。第二，它沒有機會導致火災，因為它沒有燃燒，所以相對於傳統香煙會弄污四周環境的話，其實它可以減低污穢的情況。第三，它是沒有味道的，這樣便會減少對周邊的人的影響。

如果這樣比較的話，我相信這種產品的傷害是較傳統香煙減少了。到了今日也不禁傳統香煙，為何會禁加熱煙呢？剛才我聽到兩位議員說我用這個邏輯的話，其實我的心裏也不希望禁傳統香煙。

我剛才在議會聽到很多議員說要禁煙，我想提醒大家，全世界現時只有一個地方禁煙，那個地方叫不丹，只得60幾萬人口。我們香港真的要走到那麼極端？所有人都不可以有自己的選擇嗎？一個18歲的成年人不可以有自己的選擇？在不影響別人的情況之下，他不可以有自己的選擇嗎？我想大家都要想清楚。雖然我不吸煙，但我覺得人應該有選擇權的。主席，這方面的討論其實經過了兩個法案委員會，討論了16次。在過去的法案委員會上發言時，大部分議員都支持規管加熱煙而禁電子煙。在2019年6月，甚至有一位議員提出一項議案，要求政府把加熱煙和電子煙分開，當時有10位議員贊成，只有3位議員反對。

事實上，在世界上，現時有多少個國家對於加熱煙是有規管或者禁止售賣呢？

就是美國、南韓、瑞典、日本、意大利、瑞士、俄羅斯、葡萄牙、羅馬尼亞、烏克蘭、摩洛哥、丹麥、德國、希臘、荷蘭、西班牙、英國、加拿大、南非、新西蘭、以色列、立陶宛、哥倫比亞、波蘭、法國、捷克、巴勒斯坦、克羅地亞、馬來西亞、匈牙利、奧地利、菲律賓等，太多了，不說了。澳洲、埃塞俄比亞、印度、馬爾他、墨西哥、巴拿馬、新加坡、斯里蘭卡、泰國、土耳其，澳門也不准許。

還有國家，我們自己的國家至今其實仍未正式說禁止。不過，香港特區政府現在想帶頭做這件事。我想說，即使有一些國家之前可能是想禁的，其實到最後亦有機會轉變。

我想說，其實你們今次"一刀切"，想將電子煙和加熱煙一起禁止。電子煙，整個議會其實都同意，但加熱煙的話，其實有很多地方都告訴你們，其實它是可以減害。事實上，世界上的一些國家在過去這幾年，其實都有所轉變。

所以我想在此提出，我想說，我們要求政府因應國際上的變化，以及從科學論證方面來制訂政策。

我很希望衞生署和你們食衞局多看多聽，看看世界正在發生甚麼事。你要走得如此極端，要去禁煙，我剛才聽到議員說要禁煙，不單是香港市民，如果禁了煙的話，你認為其他遊客來香港，他們會否有考量呢？對於我們香港的經濟，其實有否影響？我們香港真的是那麼吸引？

當時大家都知道是甚麼事，周圍都存在二手煙的問題，包括當時我的小朋友對我說那些。

我作為暫時6名孫兒的祖父，為了新一代的健康，我是絕對支持全面禁止電子煙及加熱煙，但我想強調一件事，就是今天通過《2019年吸煙條例草案》只是一個開始，長遠而言，為了我們的下一代，政府應逐漸增加煙草稅，同時制訂一個時間表，禁止所有煙草產品，就好像我們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制訂於2035年或之前停止新登記燃油私家車一樣。無論繳交多少稅，都再沒有燃油車，最終將香港變成一個無煙城市。主席，我的發言很簡單，就是這麼多。

主席，坊間有人說吸煙可以減肥，亦有人說可以紓緩生活的緊張壓力，甚至帶來靈感，有助創作。但是，吸煙時釋出的物質，包括焦油和尼古丁，對身體健康造成影響是不爭的事實。為保障市民健康，自由黨支持政府加強宣傳教育的工作，提醒市民吸煙危害健康。但是，對於政府今次提出《2019年吸煙條例草案》，在沒有充分理據的支持下，"一刀切"把加熱煙與電子煙同時納入為另類吸煙產品，一併立法禁止進口、製造、售賣、分發丶推廣等的做法，我們有所保留。自由黨支持政府禁售電子煙，因為多個研究顯示，電子煙產品較傳統香煙對身體帶來的禍害更嚴重，因部分電子煙容許使用者自行添加溶液和造成不同味道的添加劑，所含有影響健康的有毒或致癌物質有機會較傳統香煙為高；另外，由於不論電子煙或其添加劑均未必有任何規格及品質保證，其安全性確實令人存疑，為保障市民的健康，自由黨認為政府應禁電子煙。雖然大家都知道吸煙危害健康，但仍有不少市民甘願成為煙民一族，有些煙民吸煙多年，已成習慣，不論是因為何種原因吸煙，既然戒不掉，就只能兩害取其輕，選擇一個對身體帶來風險較少的吸煙產品。根據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及英國衞生防護局的測試及評估，與傳統香煙的煙霧相比，加熱煙氣霧的有害及潛在有害物質含量較低；而從加熱煙氣霧中測出的尼古丁含量，是傳統香煙煙霧中尼古丁含量的70%至84%，可見加熱煙帶來的傷害相對較傳統香煙為低。政府今次提出的禁煙修訂，是鑒於近年吸食電子煙及加熱煙的青少年顯著增加，但亦有調查顯示，已吸食電子煙或加熱煙的市民，大部分不會因為政府的禁煙措施而戒煙，只是會轉為吸食傳統香煙，所造成的危害會更為嚴重。既然如此，政府為何不給市民一個可以選擇的機會，由禁止改為"規管"加熱煙？若擔心青少年群組出現門戶效應，大可禁止售買加熱煙予18歲以下的青年，讓成年煙民有機會選擇對身體傷害較少的加熱煙。政府禁加熱煙只是"斬腳趾避沙蟲"。市場上對加熱煙的研究較少，資料及數據並不多，政府只能籠統地把電子煙對身體造成危害的研究結果硬套入加熱煙。事實上，全球有200多個國家及地區，現時只有10個禁加熱煙。對於政府以加熱煙裝置能夠收集吸煙者的喜好資料，從而製造更多吸煙產品以誘使更多人吸食，以及容易令人上癮為由，而禁止加熱煙，我們認為過於牽強。現時建議的修訂，除禁止製造、售賣、分發、推廣另類加熱煙產品外，政府因擔心市民自行組裝電子煙及加熱煙，就連該等另類吸煙產品的配件及零件，亦包括在禁止範圍內，條例是過於嚴苛，並扼殺很多商業貿易發展的空間。主席，政府在《條例草案》中提出的豁免，只包括過境人士攜帶、航空轉運貨物及政府化驗師為執行職能所需，自由黨認為涵蓋範圍不足以滿足實際需要，特別是物流業及多式聯運的發展。香港具有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每星期有接近300班班輪前往全球約470個目的地；每日有超過1,100班航班前往全球220個航點，當中40個是內地城市，在5個小時的飛行航程中，可到達亞洲大部分城市，覆蓋範圍佔全球人口一半；另外，在疫情前，每天亦有10多萬架次的跨境車輛來往內地與香港。由於香港擁有完善的運輸基礎設施，是區內的物流樞紐，亦是內地重要的中轉港口，因此，內地大部分吸煙產品都會經香港轉運到海外市場銷售。事實上，為提升物流競爭力，除提供基本的運輸及倉儲服務外，還會提供增值服務，從世界各地到港的貨物，有部分會先送往倉庫及物流中心，按客戶要求進行加工及包裝，然後再利用香港完善的交通網絡，把貨物配送到指定國家及市場。但是，《條例草案》只豁免允許另類吸煙產品經航空轉運，即由一架飛機原封不動直接轉到另一架飛機，該等產品不會進入香港境內，但大部分內地吸煙產品都是經陸路運送到香港，然後再經飛機或遠洋輪船運送到海外，當中有部分或須入倉加工，然後再轉運到海外市場，但《條例草案》落實後，市場上經營另類吸煙產品的配件、加工及配送的企業，就會完全消失，《條例草案》無疑扼殺市場提供配送另類吸煙產品服務的業務。行政長官在剛發布的施政報告中表示，要發展香港為國際商貿中心，但現時除飛機過飛機的另類吸煙產品獲得豁免外，將全面禁止所有涉及另類吸煙產品入境，斷送涉及吸煙產品的貿易，《條例草案》與行政長官的施政背道而馳。為配合物流業的實際業務，自由黨希望政府把豁免範圍由航空轉運擴大至包括陸空或陸海運輸，以配合多式聯運的需要；至於一些需要加工及重新包裝再出口的另類吸煙產品，由於牽涉範圍較為複雜，因此，自由黨只會就擴大豁免運輸工具提出修正案，稍後我會在全體委員會審議階段再就我的修正案詳述。

所以，世衞組織發表的很多文件均指出，沒有證據證明加熱煙或電子煙長遠來說比普通香煙較少禍害，這需要很長時間研究才知道，不可以隨便說加熱煙沒有電子煙對健康造成那麼大的影響，亦沒有證據證明吸食加熱煙或電子煙可方便戒煙。亦有資料顯示很多人是兩者均吸食，但最多證據指吸食電子煙和加熱煙是很容易上癮的。根據我搜集的資料，我說些少電子煙的來源。電子煙是在2017年，美國一間名為Juul Labs的公司開始成功在市場推廣，大行其道，曾經佔非常高的市場份額，美國青少年趨之若鶩。結果，美國的食品及藥物管理局開始調查，發覺電子煙含有很高的尼古丁成分。

當然，新產品毫無疑問有些商業價值、經濟價值，但因為發現越來越多青少年嚴重上癮，美國的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在2019年開始調查，發覺15歲至17歲的美國青少年比較成熟的25歲至34歲的吸煙人士會上癮的機會高16倍。

所以，美國有關當局自2018年至2019年開始接到很多投訴，直到目前為止Juul Labs已經有2,000宗訴訟，甚至北卡羅萊納州也要告它，最終賠償4,000萬美元和解。這證明了電子煙雖然曾經在美國商業上很成功，帶動了一些生產，在深圳也有設廠，但結果因為對健康的影響太惡劣，所以被禁。加熱煙亦一樣，因為它始終是新產品，目前很難斷言吸食加熱煙相對電子煙會少一點禍害。無論如何，因為它含有尼古丁及很多可能有毒的化學物品，我們都不應在香港發售，因為這些新潮的產品對青年人的吸引力很大。

所以，為了青少年的健康，實在應該全禁，而全禁這個立場亦罕有地得到全港18區家長教師會的支持，中小學的校長和老師也來找我表示支持，當然，醫學界亦劃一支持全禁。所以，我們新民黨支持全禁。當然，在討論的過程中，聽到很多理據說對零售界銷售很有幫助。我看過相關數字，即使現在有新冠疫情，我們每月的零售額大概也是300億元，一年便是3,600多億元，那麼如果說要賣多些電子煙和加熱煙，要多賣多少呢？對我們的零售生意有多少推動呢？我相信這是有限的，我們不值得為如此有限的商業利益而犧牲下一代的健康。如果說銷售加熱煙和電子煙會大力刺激零售量，那麼即是禍害很大，有很多人上癮，這樣我們更加應該擔心。

我真是難以明白這個邏輯。香港作為一個如此有魅力的城市，如果我們恢復通關後......正如政府時時告訴我們，香港將會有很多新設施落成，例如西九文化區、M+、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等。

我覺得這個理據真是非常難以接受。雖然我們聽了很多意見表示希望只禁電子煙而不禁加熱煙，但新民黨對這個意見無法苟同，所以我們會支持政府全禁兩項產品。

另外，在往後的日子，能夠真的做更多不同的宣傳。我總覺得宣傳教育工作要更到位。

他們問宣傳是否可以做得更好，在線上線下，以至走入學校或社區，透過現時完善選舉制度、"愛國者治港"，利用地區的區議會、分區委員會，我相信都可以有作為，局長。我希望同事不要只閉門造車，對一些事情，能夠多做一步便多做一步，因為我們始終是面對我們的下一代，要想想如何給他們有一個更好的成長環境。主席，所以我更加要堅守全面禁止電子煙和加熱煙的立場。主席，我更加會投票支持《條例草案》。對於這個堅持，我覺得我們要對得起我們的下一代，並就香港往後要成為一個無煙城市及吸煙危害健康這些我們經常提到的觀點，提出我們的堅持和執着。最後，我很期望政府，真的要再說一次，我期望政府在《條例草案》通過後繼續多管齊下，加強推廣青年禁煙工作，加強推廣青年禁煙工作，加強推廣青年禁煙工作——重要的事情要說3次。我期望這些工作不會如放煙火般做過便算，這些工作要持久、深入、堅持，才能令我們的下一代建立正向的思維。主席，我希望真的能做到"無煙香港"，所以我支持《條例草案》。

主席，整件事經過這麼久，很複雜，很多市民未必知道及明白當中細節，究竟現在我們爭議的癥結是甚麼。請容許我借用一個虛構故事來向市民講解。主席，如果你是一個賭廳的廳主，一直以來，你做的生意是"開大細"，很多"賭仔"進來"賭大細"，生意不錯。可是，經過多年後，逐漸越來越少人"賭大細"。

這時候，當然會有一些反對家人經常去你的賭廳賭錢的老百姓反對，但廳主卻說："其實賭牌九輸錢沒有'賭大細'般快，每一回輸得會較少"。然而，賭就是賭，結果只有一個，就是"賭仔"都會輸，但有大細、有牌九的時候，對廳主來說，客路便會多了，客源會大了。其實現時煙商的道理亦一樣。傳統煙的生意經過多年不同的社會教育及大家的努力之下，其實傳統煙的生意已下跌，所以煙商就要開闢電子煙、加熱煙，以吸引新客，多一些客路。這時候，當然亦會有人反對，特別是像我般一些抗拒吸煙的人就會反對。這時候，煙商很自然亦會如賭廳的廳主一樣說道理："這些新的電子煙、加熱煙的有毒物質比傳統煙少，即好像賭錢一樣，輸得慢一點，每一回的賭注會輸得少一點"。但是，與賭錢一樣，最終你的身體也會受損，而煙商賺的是甚麼呢？開闢了年輕人的市場，承接了傳統煙銷量一直下降的損失。道理如出一轍。

我關心的，就是將來對我的小朋友有害還是無害。

我所看到的是，世界衞生組織曾在2016年第七屆有關《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的締約方會議上已經建議限制和禁止電子煙。在2018年第八屆的相關會議上，世衞亦就加熱煙提出相關的建議。反對全面禁煙的，當然就會說——剛才亦說過了——他們說規管新興的煙草產品不可能完全無害，但現時的證據證明，它們的有害物質較傳統煙的少。然而，由始至終他們也承認，不論是傳統還是新興的香煙產品其實都是有害的，都好像進入賭場般會輸錢的。當然，我亦留意到有一個說法是，世衞亦指出了如果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吸煙率已經跌至很低水平，而且在繼續穩步下降的情況之下——即好像香港的情況——即使新型煙草產品理論上減少風險的全部潛力都有的話，但它對公共衞生利益所帶來的風險是不容忽視的，亦不建議我們這樣做。因為當我們本身的吸煙率下降的時候，即使它的有毒物質沒有那麼有害的情況之下，但吸引更多"新客仔"的弊處在我們這個吸煙率下降的社會尤其明顯。這個原因亦尤其重要，也是我們應該杜絕的一個首要因素。所以，我很認為在香港社會的狀況之下，我們必須就電子煙、加熱煙做這方面的工作。所以，雖然在過去的會議中，我留意到有意見認為我們附近的地區或其他管轄區可能未必禁止加熱煙、電子煙，但在我們本身的社會狀況之下，這一點是我們必須要充分考慮的。當然，新產品的大數據功能亦是我擔心的地方。大家都知道現時的大數據真的厲害。在我們的生活，無論購物也好，逛街、看戲、吃飯也好，掌握大數據就可以掌握消費者的動向、喜好。因應我們的情況調整產品，令產品更加吸引，這個道理在我們生活中的所有小節都已經顯而易見。加熱煙的電子設備含有大數據，較傳統煙有優勢，這點的而且確令到我非常擔心。至於有說法指新的產品可以減少對傳統煙的依賴。回看政府文件上次給我們的數據顯示，在日本及韓國，吸食電子煙、加熱煙的朋友同時間亦吸食傳統煙，在這方面看不到相關的作用。當我們看到國際煙草巨頭在BBC的專訪說，他會用20億元研發傳統香煙的代替品，希望與各國政府一道朝淘汰傳統香煙的方向努力的時候，其實他們要挽救的，就是不斷下降的傳統煙市場。如果我們規範或容許加熱煙在市場出現，正正就是配合這些國際煙草巨頭未來的營銷策略。我不希望將來看到我的兩個女兒吸煙，當我責備她們的時候，她告訴我︰"爸爸，是你通過的，是你支持的，與我有關嗎？如果到時發生這樣的情況，我就會後悔莫及，情何以堪。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發言支持《2019年吸煙條例草案》。今天很多議員也指出，吸煙危害健康，我也聽不到有任何一位議員說，電子煙或加熱煙是有利健康的。

政府過往一直鼓勵市民不要吸煙，成效其實也不錯。政府統計處於2019年4月至7月就香港居民吸煙情況進行調査，結果顯示現時香港約有637,900人有每天吸煙的習慣，佔全港15歲或以上人口約10.2%，數字與2017年的調査結果相若；當中15歲至19歲年輕人的吸煙率在過往10年持續下跌。

但是，近年有較多人吸食電子煙和加熱煙，覺得這是一個潮流，是跟上潮流、很"有型"的一件事，不少年輕人受到吸引而吸食。因此，《條例草案》禁止進口、製造、售賣、分發及宣傳另類吸煙產品，包括電子煙、加熱煙產品和草本煙，我是絕對支持的。我剛才聽到張國鈞議員很"肉緊"地說，這樣做也是不希望小朋友、年輕人養成吸煙的習慣，不想他們有第一次拿起加熱煙、電子煙或香煙的機會。為了長遠保障巿民的健康，我們一定要及早阻止吸煙風氣繼續蔓延。為何小朋友會覺得沒有所謂呢？正如很多議員今天在議會內說，其實這些也是相對沒有那麼高風險的產品，所以我們應該容許，而且亦是一個誘因，令市民有機會戒煙。我想問，如果一名吸食傳統煙的煙民想戒煙，可以從數量方面減少。在吸食的機會上，他可以開始做運動，用運動為誘因。做運動後，可能跑步時呼吸量增加，少吸數支煙便可以多跑數公里。戒煙其實是有很多機會的，而不是要用其他輔助品或新型吸煙產品，令人有機會戒煙——但其實這同樣也是在吸煙。我亦曾詢問一些煙民朋友他們有否吸食加熱煙或電子煙，他們表示有，但其實吸煙量並沒有因而減少，反而是吸食得更頻密因為煙比較短、效力比較弱，所以他們認為吸食量一樣，甚至是更加多。

這也給小朋友一個很壞的榜樣，覺得吸煙很"有型"，就是把一些外來物吸入口中。

即使我們成年人，曾唸過書的，看完成分也未必認識是甚麼。所以，我高度懷疑，究竟現時小朋友吸食的或外國製造商正在售賣的加熱煙或電子煙當中有甚麼成分。

我自己亦接觸過海關，問究竟是否知道電子煙正在出售，他們表示知道，但是真的沒有條例管制。我們亦很擔心，因為正如剛才我所說，包裝上並無列明內裏任何成分，有些更甚、更加過分的是，寫上水果味、西瓜味，或者標明是美容煙，可以幫助吸食者美白皮膚，有Q10的成分。這一點我亦非常懷疑，所以亦問過海關究竟有否check過這有否違反《商品說明條例》？

不過，調查真是比較難，因為很難調查是否有Q10的成分。

當然，這支持與我所參與的法案委員會委員身份亦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其實這項法例的修訂是對整個社會的健康發揮了正面作用，亦帶出一個很重要的信息︰吸煙會危害健康。當然，今次這項修訂條例草案予人覺得有不公平的地方是，只禁止新型及其他代替煙草的產品，沒有禁止傳統煙類產品，所以，對於現時經營或正在吸食這類電子產品——包括電子煙和加熱煙——的人士及煙民來說，他們是有一些非常不滿的地方。我亦留意到包括一些報販代表、旅遊界人士，以及商界朋友均對政府今次在修例過程中，"一刀切"將這些另類吸煙產品納入規管範圍，表示相當不滿。同時，在法案委員會的討論過程中，我們亦留意到，當中有一些外國機構，較為著名的是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就加熱煙對健康影響的數據而言，他們也未能證實加熱煙與傳統煙相比，影響是較傳統煙嚴重。所以，政府在這項修訂中，只禁止加熱煙，不禁傳統煙，令人覺得政府不公平，而且會對這個行業造成一些打擊。當然，大家也知道煙類產品除了傳統煙外，其他煙類產品的發展十分迅速，而且這些產品的研發在這數十年內不斷湧現。

就這個手段，由於政府"放生"傳統煙，造成市民認為政府立法不公而出現不少爭議。

在這一點上，似乎在整個立法過程中，予人感覺不足以服眾。所以，我建議政府可否就禁售傳統煙訂立時間表，作為政府真正維護整體市民健康的重要標誌，否則便會被認為只是為了經濟利益，因為吸食傳統煙的人事實上比吸食其他煙類產品的人多，因此政府為了經濟利益而不會在這方面作出妥協。

如果從經濟角度考慮，加熱煙最終必然有機會取代傳統煙，所以，事實上的確有禁止加熱煙泛濫的需要。

所以，我一方面贊成政府今次修訂有關條例，但同時希望政府能夠向一些受影響的市民和利益集團作出交代。

政府現時要禁止電子煙及加熱煙，我覺得電子煙是要禁的。有一個朋友上星期才與我吃飯，他說他有肺氣腫。他說可能因為吸食太多電子煙，我說原來電子煙真的有這麼大的問題。

在整個過程中，政府當然提出了很多醫學專家和教育界人士的意見，我都明白不要讓一些不吸煙的人有更多機會吸煙，尤其是年輕人。

所以，一下子"一刀切"，我覺得政府的討論空間太窄，而且這樣做會令走私活動出現，即走私加熱煙等。

所以，容許拍戲時使用道具式的類似產品，我覺得應該不會有太大影響。在這方面，我覺得今日結果也是要禁的，只不過是在整整一年多兩年的討論過程之中，政府做得太飄忽，又肯又不肯，又不肯又肯，最終現在不肯，我們都沒有辦法，這項法案可能都會獲得通過。

這些所謂傳統煙的替代品，無論是包裝或吸食的器具也設計得十分時尚，用以吸引年輕人，目的就是製造新一代的煙民，延續煙草商的利潤。煙草商聲稱這些產品比較安全，甚至以可以幫助戒煙作為招徠，但正如傳統煙也是在流行數十年之後，才有越來越多的科學研究和數據，證實會嚴重影響我們的健康——在上一輪發言時，很多人說會有很多人死亡，但吸煙才真正會導致很多人死亡。舉例來說，吸煙可以致癌，引起胸肺或血管疾病，以至每兩名煙民便有一人因吸煙而早死等，而吸食二手煙亦同樣影響健康。不過，當時傳統煙的滲透率已經很高，要禁止生產和售賣傳統煙已經不可能，因此只能採取控煙的方式降低吸煙率。香港在1987年成立法定組織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負責相關的教育和宣傳工作。此外，政府亦分階段實施控煙法例，衞生署成立控煙酒辦公室執行相關法例，包括在煙包上必須標示吸煙危害健康的警示、禁止煙草商賣廣告、禁止賣煙給未成年人士、增加煙稅、加設禁煙範圍。經過多年努力，香港吸煙人口已經下降到10%，屬吸煙率較低地區。當局希望在2025年，吸煙人口可以進一步下降至7.8%，越少人吸煙，由此而引起的嚴重疾病自然會減少，政府亦可省回不少醫療開支，以及減少照顧病人的成本。我作為醫生，看到病人受疾病折磨也會於心不忍，所以只要知道病人是煙民，以及其疾病由吸煙引起，我也會勸他們戒煙，每一次都會。相比其他很多地方，香港的吸煙人口比例偏低，這個成績得來不易。可是，現在煙草商透過新產品，再利用誤導性的宣傳，吸引更多人吸煙。如果我們甘願受他們誤導，讓這些新產品合法銷售，一定會對控煙工作造成無可挽回的打擊。如果落實好像邵家輝議員在法案委員會上提出的修訂，只是規管而不是禁止加熱煙，那莫說希望在2025年將吸煙率降低至7.8%，能否維持在12%而不反彈也存有很大疑問。事實上，上屆政府已經察覺到電子煙流行的風險，在2015年5月提交控煙工作進展的報告中，提出立法禁制電子煙的入口、製造、銷售、分發及宣傳。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更在同年7月6日舉行特別會議，邀請公眾人士就立法禁止電子煙表達意見。不過，到上任特首完成任期，立法工作沒有任何進展，而接任的林鄭特首在2018年提出規管而不是禁止電子煙等另類吸煙產品的諮詢，我認為是倒退的。

當時我反問有甚麼因素阻止政府全禁電子煙等產品，是否煙草商的利益比公眾健康和公眾利益更重要。幸好，政府最終接受醫學界和教育界的意見，在2019年初向立法會提交的《2019年吸煙條例草案》，禁止進口、製造、售賣、分發和宣傳另類吸煙產品。2019年年底，美國爆發疑似使用電子煙引起的肺病，使用電子煙後入院，甚至死亡的個案急增。直至去年2月，當地錄得接近3,000宗個案，當中68人死亡。英國、加拿大、菲律賓、台灣亦有類似個案。此外，世界衞生組織和歐洲聯盟均指出，電子煙幫助戒煙的證據薄弱，反而有研究顯示，年輕人吸食電子煙後會有更大機會吸食傳統煙，可能會有越來越多證據顯示吸食電子煙無助戒煙，健康風險亦高。煙草商的策略就是催谷加熱煙，不斷宣傳加熱煙比較安全。我在上文也提到，很多有關煙害的數據，均需要經過長時間的研究和累積才可以得到。當我們認真的時候，"認真便輸了"，因為要花幾十年時間才可看到禍害，傳統煙草產品就已經是一個例子。

代理主席，根據香港大學最近進行的研究調查，低吸煙率是香港成為全球其中一個最長壽地區的關鍵原因之一，為了市民的健康，我希望大家支持全禁另類吸煙產品，令香港邁向無煙城市。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如果沒有，我現在請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答辯。

今次修訂是加強保障公眾健康的重要一步，我衷心感謝兩位法案委員會主席黃定光議員、郭偉强議員，以及其他委員的積極參與，以及立法會秘書處同事所付出的努力，令審議工作得以完成。法案委員會審議的過程非常漫長，差不多3年。黃定光主席亦多次邀請局方商討怎樣才能夠盡快完成這審議，特別要感謝黃定光主席的盡心盡力。然而政府修訂的大前提是怎樣加強我們對控煙的工作，以保障市民健康，亦不能讓新型的煙草產品培育新一代煙民。政府的政策是鼓勵市民不要吸煙、抑制煙草的廣泛使用，並減低二手煙對公眾的影響，以保障公眾健康。多年來，我們一直以多管齊下的方式加強控煙，包括立法、執法、宣傳、教育、提供戒煙服務和徵稅。經過政府和社會各界多年來的努力，本港15歲及以上人士的吸煙率已由1980年代超過20%，大幅降低至現時約10%。然而，另類吸煙產品的興起為香港帶來新的健康風險，亦對本港的控煙工作帶來前所未見的嚴峻挑戰。多項本地研究亦表明加熱煙在香港逐漸受到歡迎。這些產品近年在世界各地迅速普及，產品及配件的設計時尚美觀，宣傳手法更是特別吸引年輕一代包括非吸煙者。這些另類吸煙產品往往包裝為危害較低的傳統煙替代品，令吸煙者以為可以無須徹底戒煙。部分裝置更便利煙草商直接向個人推銷和影響吸煙行為，並且收集用戶吸煙模式和喜好的數據，協助煙草業於未來開發更容易上癮和更具吸引力的產品，而目前香港適用於傳統煙草產品的法規不能趕上另類吸煙產品的快速發展。《條例草案》的目的，是全面禁止包括電子煙、加熱煙和草本煙在內的另類吸煙產品，防止這些有害的新型煙草產品植根本地市場，以免其培育新一代年輕煙民，而扭轉過去40年吸煙率下降的趨勢。至於《條例草案》的詳情，《條例草案》禁止進口、製造、售賣、分發和宣傳另類吸煙產品，以及禁止為製造、售賣或上述分發的目的而管有另類吸煙產品，同時亦禁止這些產品在禁煙區內的使用。過境物品、航空轉運貨物，以及抵達香港國際機場而沒有經過出入境檢查的過境人士，均不受進口禁令的限制。現階段，我們並未有建議將管有另類吸煙產品的行為刑事化，在《條例草案》下，市民不會因為管有另類吸煙產品作自用而犯法。在法案委員會審議階段，委員普遍支持所有煙草產品，包括另類吸煙產品，都絕對有害健康的說法。委員察悉，已有確實證據證明有各種口味並對青少年而言相當吸引的電子煙，含有並釋出多種會危害健康的化學混合物及有毒物質，因此委員的一致意見是應全面禁止電子煙。同時，委員提出了一些關注。我想在此一併回應委員主要關注的事項，以及剛才議員的發言。"加熱煙比傳統煙草產品的危害較少"實屬謬誤。

產品之間在結構、組成、功能、煙草，以至產生氣霧的機制存有極大差異。現時關於加熱煙的數據大部分來自煙草業，而且聚焦於某單一產品。源自獨立學術研究，關於加熱煙成分、釋出物、毒性、使用者接觸量以至對健康影響等多方面的資料，非常有限。世界衞生組織就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批准一款加熱煙產品的銷售許可發表聲明，指出"與傳統捲煙煙霧相比，一些有毒物質以較高濃度存在於該產品的氣霧中，而且尚有其他有毒物質在傳統捲煙煙霧中未有出現，接觸這些有毒物質對健康的影響是未知之數"。亦有科學研究顯示，該款加熱煙釋出的尼古丁水平與傳統捲煙相若，因此同樣極易令人上癮。至今科學證據並不支持煙草業所提出"加熱煙比傳統煙草產品危害更小"或者"轉用加熱煙可減低因吸煙而造成的疾病和死亡"的說法。事實上，研究數據顯示大部分加熱煙使用者都同時繼續吸食傳統香煙。政府提出《條例草案》禁止另類吸煙產品是一個未雨綢繆的做法。我們必須強調，政府提出《條例草案》，正正是要避免重蹈規管傳統煙草產品的覆轍。參考過去經驗，要徹底探究吸煙產品對使用者和旁人的健康帶來的長遠影響，須進行流行病學研究評估，而這類研究往往要經過數十年才有完全結果。在科學證據尚未出現和累積至可接納程度前，這些產品或會令使用者有錯誤期望，以為轉用這些產品便可減低健康風險，結果導致一些原先打算徹底戒煙的吸煙者可能因而未能放棄吸煙。煙草業亦會借着這個機會，將新吸煙產品包裝成危害較少的流行產品，吸引年輕人使用和鼓勵吸煙者轉用而非徹底戒煙，這亦與政府將把吸煙率進一步減至7.8%的目標背道而馳。由於電子裝置和應用程式的發展日新月異，立法規管往往難以追上這類電子裝置的科技發展。要有效管制另類吸煙產品的電子裝置和應用程式，必然耗費資源。我們重申，煙草禍害多年，對社會亦無任何益處，我們絕無理據再耗費龐大公共資源為會致癮、致病甚或致命的新型煙草設立規管制度而非取締。至於禁令可能對旅遊業及經濟的影響，我們理解姚思榮議員剛才亦提出他的關注，然而每個國家或地區制訂限制進口物品，包括新型煙草產品的考慮因素都有所不同。我們未有在其他地方看到這些措施會對旅遊業做成重大影響。政府現時的全禁建議是權衡利弊後，以保障市民健康為首要考慮才決定的。我們會廣泛宣傳有關的新規定，包括在法例生效之前就會去信知會航空公司，提醒外國的旅客有關的禁令，並會通過旅發局或其他渠道，向外地宣傳新措施。我們亦會於各個口岸播放廣告，以及放置宣傳物品。

我們亦會參考外國做法，考慮在新措施實施初期在關口放置一些收集箱，以供入境人士繳出另類吸煙產品。

吸煙者轉用加熱煙並不等同戒煙，現時亦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使用加熱煙能幫助戒煙或減少吸煙。事實上，現時已有其他實證有效的戒煙方法，例如，向戒煙人士提供適切的輔導，合適的尼古丁替補療法藥物，以及戒煙過程跟進，這些方法已證明能有效提升戒煙的成功率。戒煙人士可致電衞生署戒煙熱線1833,183尋求協助。至於戒煙是否會剝奪個人選擇的意志，我留意到邵家輝議員亦提出了這個觀點。選擇自由的先決條件是自由意志和知情。煙草產品導致上癮，從而剝奪一個人的自由選擇的意志。煙草業與其消費者之間存在巨大的信息失衡。煙草業在過去數十年一直以不盡不實的方式向公眾，尤其青少年，推廣煙草產品，導致煙草大流行。政府的控煙政策必須從煙草對個人以至社會層面的各方面影響作通盤考慮。至於《條例草案》禁止製造及進口另類吸煙產品，在政策層面上，我們的一貫立場是吸煙產品嚴重危害公眾健康。因此，在原則上，我們不應一方面透過修訂法例禁制新興的吸煙產品，另一方面在禁令以外開闢特別途徑便利煙草業轉運或研發這些產品。我們在制定《條例草案》時，已參考其他法例就禁運或管制物品的豁免，包括《無煙煙草產品規例》。除了對無須清關的轉運貨品的豁免，為了讓業界可清理存貨，《條例草案》亦未有禁止另類吸煙產品的出口。然而，當考慮應否進一步豁免進口另類吸煙產品時，我們須研究有關的豁免會否影響《條例草案》希望達到高度保障公眾健康的目的。由於《條例草案》不禁止個人管有另類吸煙產品作自用，而且另類吸煙產品可作為有龐大市場的傳統香煙的替代品，可以預計不法分子將有很大誘因向吸煙者非法供應這些產品。

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有關產品的設計及包裝工作亦不需要進口另類吸煙產品，而可以利用產品模型來模擬實際情況。況且，公司已可透過互聯網傳送產品設計及包裝工作所需要的資料及數據，不一定需要依靠進口另類吸煙產品來進行相關工作。因此，我們認為進口另類吸煙產品以作產品研發的需求不大，需要應用進口豁免的公司亦不多。進口豁免亦不一定能為香港經濟帶來裨益。《條例草案》所參考的《無煙煙草產品規例》的進口豁免多年來行之有效，無煙煙草產品在香港幾近絕跡。從香港市民的利益角度出發，我們認為議員的修正案雖然可令一部分商人受惠，但亦製造另類吸煙產品大量流入市面的機會，影響《條例草案》希望達到高度保障公眾健康的目的。經權衡利弊後，我們認為不應亦無需要在《條例草案》下加入有關豁免。總括而言，任何有關另類吸煙產品的進口或製造的豁免，均有可能會造成漏洞。尤其在沒有法定登記制度管理產品的運輸及儲存的情況下，而個人管有及使用另類吸煙產品並不違法，為另類吸煙產品的進口再出口以及產品研發提供豁免，會造成誘因，這些產品將有大量機會流入黑市，令《條例草案》的禁令形同虛設，口岸的門禁大開。《條例草案》旨在保障香港的公眾健康，得到醫護專業人士、教育工作者、家長、病人組織及多個社區團體的大力支持。如《條例草案》獲得通過，將會於憲報刊登6個月之後生效。政府會在這段時間做好宣傳教育工作，讓業界、市民及旅客明白法例要求。就傳統煙草產品而言，我們亦會繼續致力降低吸煙率。政府已在《邁向2025：香港非傳染病防控策略及行動計劃》訂下目標，期望到2025年把吸煙率進一步減至7.8%。推進無煙社會是世界的大趨勢，多位議員好像梁志祥議員和姚思榮議員亦要求政府為一個煙草終局，或一個很低的吸煙率，甚至何時可以禁傳統煙做一個時間表。事實上，有多個國家已經訂立將吸煙率降至5%的目標以達至無煙環境。政府會展開邁進煙草終局這方面的工作，我們會評估所需時間去訂下時間表，以加強這方面的措施。政府亦會推出不同的加強措施，包括剛才有多位議員提出，希望政府能夠處理二手煙的問題，亦擴大禁止吸煙區範圍和不時上調煙稅。我們亦會加大力度做好戒煙工作，特別是要充分利用我們現在最新設立的地區康健中心或地區康健站，令市民戒煙更加便捷，尤其聚焦幫助吸食加熱煙的市民戒煙。我們亦會繼續和其他國家與地區合作，了解世界的趨勢，穩步推進無煙社會。代理主席，我懇請各位議員，以改善民生為本，支持並通過《條例草案》和稍後提出的政府修正案，否決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謹此陳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2019年吸煙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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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2019年吸煙條例草案》。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會動議修正案，旨在修正第5、21及23條。易志明議員及鍾國斌議員亦會分別動議修正案，均旨在修正第23條。就修正案詳情，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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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先請局長發言，然後依次請提出修正案的易志明議員及鍾國斌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無須動議修正案。然後，我會請其他委員發言。

代理主席，政府今天提出的《2019年吸煙條例草案》，除了禁止另類吸煙產品的製造、銷售及推廣外，還禁止進口，不過航空轉運和直接過境的另類吸煙產品則可獲豁免，但有關豁免不足以滿足現時實際運送情況。香港的優越地理位置及具備完善的運輸網絡，是內地貨物一個重要的轉口港，去年，經香港轉口的內地貨物總值就佔本港轉口總值接近九成，而轉口貨物中就包括吸煙產品。內地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吸煙產品生產地，而大部分內地生產的吸煙產品都是經香港轉運到海外市場銷售，這些海外市場均視該等吸煙產品為合法產品。而內地的貨物一般會以陸路跨境車輛運送到香港，然後經遠洋貨船或飛機送往海外市場，這種陸轉海或陸轉空的多式聯運，多年來一直行之有效，因此，我提出的修正案就是希望將豁免範圍由單單航空轉運擴大至車輛運載的進口另類吸煙產品，以配合多式聯運的運作。政府認為我提出的修正案需要政府成立新的專責小組，因而大幅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自由黨認為政府是有誤導之嫌。隨着科技的發展，自從"道路貨物資料系統"推行後，香港海關亦於10年前推出多模式聯運轉運貨物便利計劃，計劃除了利用電子預報貨物資料，以加快清關程序外，亦會透過應用電子鎖及全球定位系統技術，對從內地載貨入境的跨境車輛，由陸路口岸直接到碼頭或機場的指定清關點，貨物期間不會卸下倉儲，而全程會透過實時監察系統監察電子鎖的狀態及貨車行走路線，以確保貨物不會受干擾。既然政府已有一套配合陸轉海或陸轉空多式聯運的監控，即使把豁免範圍擴大至車輛運載的進口另類吸煙產品，亦不會對現行機制造成任何影響。主席就我的修正案作出裁決時亦指出，政府提出禁止另類吸煙產品時，應該已預期執法部門需要就禁止進口的另類吸煙產品採取執法行動，不論今天我提出的修正案是否通過，執法行動依然需要不時展開，因此，主席才批准我提出修正案，而自由黨認為擴大豁免範圍並不存在新增職能及大幅增加開支的説法。

貿易及物流業是本港四大經濟支柱之一，佔本地生產總值及就業人數分別為大約20%及17.5%，為確保香港的物流樞紐地位及中轉角色不變，我懇請各位議員能夠支持我的修正案。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根據"十四五"規劃，國家希望香港成為一個國際創科中心，"創科"可以研究和發明任何東西。原來現在香港的煙草業，也有數百人正在進行科研工作，科研工作是否研究一些新煙草，令人更加易上癮呢？我不是一名煙民，所以我也不懂得回答，不過問題是，為何會在香港進行有關煙草的科研呢？正因為很多生產是在內地進行，然後出口到全世界，不是全世界所有地方也會禁止這些新型的煙草產品，這些新型的煙草產品，可能不會好像傳統煙那樣，產生那麼大的影響力，但問題是，如果《2019年吸煙條例草案》通過之後，連這些科研活動可能也會被扼殺，我覺得對於創科定位會有些影響。雖然有人可以說，少做一樣便少做一樣，有甚麼big deal，有甚麼問題呢？但是，問題是，如果訂立一項法例，這樣不准、那樣又不准，但實際上卻跟公共衞生、社會的影響、市民的影響根本無關，根本沒有大影響的話，為何不容許一些科研在香港進行呢？當然，局長剛才也有提及，她害怕容許這些新型煙類樣板流入香港，便會流入社區，甚至乎變成黑市，這個當然不會發生。我入口也是為了做科研，我自己也是有限量入口，只是為了研究產品開發，怎會無緣無故賣給黑市市場呢？

加上業界也表示，現時已在香港僱用數以百計的人，進行產品科研，如果政府不准許，便要把所有人辭退，要科研便前往第二個國家，例如新加坡，新加坡也不准賣加熱煙、電子煙等產品，但容許這類型科研活動在那裏進行，即使不准人吸食，為何連研究也不可以？我覺得有點矯枉過正。

一是寧枉莫縱，一是寧縱莫枉，我應該選擇哪樣呢？

大家今日在議會聽到很多同事表達意見，最近幾個月，有很多不同人士在外面造勢，與我們兩年前在立法會或委員會內所聽到的意見其實是不同的。

剛才鍾國斌議員提及科研，其實煙草商的那些科研中心有很多均可能設於香港。即是說，其實他們亦負責審視亞太區、日本、菲律賓等地方。他們在香港聘請了很多員工，據我了解有幾百人。

現在我們只是說及科研，只是寄sample過來，一包而已，政府卻可以用"黑煙"為理由，其實說得通嗎？要說服香港市民，應該只說一點：吸煙危害健康，所有香煙都不好。不過，如果是年滿18歲的成年人，我會給予選擇權，其實就是這樣而已。但是，現在局長連其他國家也要管，那怎麼辦呢？

主席，我發言反對易志明議員及鍾國斌議員的修正案。在香港，我們現在討論禁止電子煙和加熱煙，正因我們認為吸煙危害健康，而這些另類的煙草產品同樣會危害健康，所以為了香港市民的健康着想，為了不要荼毒下一代的年輕人成為煙民，所以我們修改這項法例，在香港禁止電子煙和加熱煙。但這邊廂我們說要禁止，那邊廂我們卻說不如讓它轉口，即我們不准香港人吸食，因為我們要保護我們的市民，而其他地方的國民，我們便不理會，經香港轉口多少也可。第二，雖然香港禁止吸食，但我們支持入口及進口某另類吸煙產品作產品開發用途，換言之，我們保護我們的市民，希望保護他們的健康，但卻繼續研發、開發新的另類煙產品來荼毒其他地方的人，這樣香港便支持。如果我們有小朋友，我們如何跟香港的年輕人、下一代解釋究竟我們在做甚麼呢？我不同意，因為我認為道德上不容許我們這樣做，道德上我們說不過去。另外，我剛才聽到幾位議員表示，因為香港要發展成為國際創科中心——我是來自科技界的——今年施政報告說要聚焦發展創科，其中是生命健康科技，但我們所說的生命健康科技是利用新技術、生命科技、大數據。我們研發產品來做甚麼呢？是為了挽救生命，說明是生命健康科技，應令我們的國民......以及我們希望可以貢獻全世界的人類，生命能更好、更健康地生活。但現在我們說，香港作為國際創科中心要研發另類煙草產品，然而，大家也知道，為另類煙草產品發言的數位議員都不反對這些另類煙草產品是危害健康的產品，那麼我們究竟又在做甚麼呢？香港的國際創科中心是否用以研發一些危害健康的產品呢？

另外，我剛才聽到議員說——邵家輝議員，不好意思，我要反駁他——你是否認為研究這些產品出來，就一定會更危害健康呢？不可以更健康嗎？更減少傷害嗎？做生意的人如研發這些另類煙草產品，他們會研發甚麼呢？便是令人更不可不吸食的另類煙草產品。

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傷害再少也好，都是傷害。

如果其他國家喜歡生產研發這些危害人類健康的產品的話，我認為他們做便可以，香港不要做。加上我認為如果香港容許轉口和開發這類產品的話，其實會形成執法的困難，形成一個漏洞，令這些另類煙草產品流入香港的黑市市場，這樣便要增加香港海關的人手資源以作監管和調查，這是否不太合理呢？

另外，加熱煙對身體的傷害亦十分明顯，世界衞生組織已經說清楚，加熱煙煙霧中有些有害物質較傳統的煙霧為高，所以加熱煙減少接觸有害物質這說法其實也有誤導性。加熱煙雖然沒有燃燒，但加熱煙草的高溫足以熔化煙草裏的聚合物濾紙，釋出甲醛氰醇——希望沒有讀錯——會在體內分解成致癌的甲醛和有毒的山埃，所以我們真的要很清楚知道這些另類煙產品其實對人體有很大的傷害。現在已經有些新研究將電子煙和加熱煙二合為一，相信未來會開發更多另類煙草產品，但我不希望在香港開發，我亦不希望香港參與銷售。

此外，有些朋友說加熱煙有很多味道，如水果味等。這證明大家真的少吸食香煙。傳統香煙一向有水果味，是傳統香煙先有的，加熱煙是跟隨傳統香煙的，因為想吸引顧客轉過來，所以才有水果味。

這種種問題，大家在市面上傳來傳去，其實根本不是真正要面對的問題。

主席，我有些事情不太明白。

所以，空運及海運都不要進入香港的範圍，這樣便最理想。但是，反正都是"過機"，只不過是飛機移至飛機，或者是貨車移至飛機或由貨車移到船上便駛走，即是那個邏輯不是很合理，所以應該直接連空運、海運及過境都不容許，這樣就合理很多。另外，關於可否入口一部分用作科研呢？

按相同的道理，為何你不容許人家入口一些樣板，可能是一盒半盒，用來做科研、去發展科研的產品？

首先，我想藉此時間向衞生署的同事說，雖然我們在議會上針鋒相對，但只是對事不對人。我記得封螢醫生每次見到我都搖頭，其實我亦一樣，但老實說，我也很欣賞你們在工作上的堅持。局長，我想說，在香港，除了道德高地外，也要考慮實際民情，有時一些矯枉過正的情況出現，社會其實會反彈。保持香港市民健康，人人都會支持，否則我一早會繼續支持電子煙。其實，大家都有一個標準，當然你說你的標準不等於我的標準，我同意。

如果你這樣寫"酒致癌"，不如寫"飲酒死人"，這樣便可以了。如果這樣做宣傳，雖然資源和金錢不是你們的，但我收到很多香港市民的意見，表示不同意你們這樣做。
是否有其他委員想發言？如果沒有，我現在請提出修正案的易志明議員、鍾國斌議員及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再次發言。之後辯論即告結束。易志明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鍾國斌議員，請發言。

主席，科研現時是香港未來發展的一個重要部分......不好意思，我忘了問煙草業界，他們現時準備進行的科研是否關於令吸煙不會致癌，或令吸煙不會縮短壽命？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主席，我感謝剛才各位議員踴躍的發言和提出很多寶貴的意見，現在就着各位議員的修正案作扼要的回應。首先是邵家輝議員有提及，政府這項條例草案不禁止另類吸煙產品作管有。考慮到實際的執法困難，以及現時傳統煙草產品的規管，我們不希望一開始就制訂過分嚴苛的規管制度，我們現時亦未把管有另類吸煙產品作自用列為違法行為。但我們會密切留意實際的情況。由於入口另類吸煙產品將會是違法的行為，這包括郵寄包裹，以及旅客由外地帶進香港的貨品，而銷售這些產品亦是違法的行為。在擬議的嚴格進口的禁制下，我們亦預計新法例生效後市民會難以獲得這些產品。

鍾國斌議員剛才亦提及關於政府在藥物方面，衞生署發出的一些證明書。

但現在我們說的產品──即加熱煙這一類的產品──是不適用於這方面的證書的情況。

現時條例草案參考《無煙煙草產品規例》，禁止除過境物品、航空轉運貨品，以及過境人士以外的其他轉運或轉口的貨品。因此，條例並未有訂立陸路轉口豁免。當考慮應否進一步豁免進口另類吸煙產品時，我們須研究有關的豁免會否影響《條例草案》希望達到高度保障公眾健康的目的。參考其他法例，實行有關禁運或受管制物品的轉口豁免需要設立一套周全的牌照申領審批、貨品追蹤，以及巡查和執法的機制以監視整個供應鏈，包括貨物登記及嚴謹地追蹤有關產品，以確保它們適時地出入口而非流入黑市。然而，現時議員的修正案並未提及任何設立有關牌照申領審批和執法系統的要求。倘若議員的修正案獲通過，我們可以預見在轉口貨品沒有足夠監督的情況下，大量非法另類吸煙產品流入香港市場的機會會大大增加，嚴重削弱另類吸煙產品的禁令。

這些貨物在現有法例下已設有完善的進出口許可證的制度，轉運貨品豁免許可證的方案正正是豁免其進/出口許可證，而現時《條例草案》未有設立這樣的機制而貿然作出豁免，情況不能相提並論。上述的轉運貨物豁免許可證方案貨品為受管制物品，其進出口大多是對香港是有需要的。另一方面，我相信議員亦會認同，煙草產品絕對是一種有害而無益的產品，我們因此看不到理由為了小部分人的利益，將另類吸煙產品等同日常進出口物品，不只允許其轉口，更比其他受管制物品要求低，豁免其進出口許可證的要求。在轉運貨物豁免許可證方案下，轉運有關貨物時可以免受出口及入口發牌規定所管制。登記人只需要遵守《進出口條例》的要求，申報貨物並將所有進口或出口的貨物記錄在艙單內，把貨物儲存於指定的地點，以及保存帳簿及紀錄，供執法人員檢查。這方案只適合於低風險貨品，並不適合用於另類吸煙產品這些有龐大非法市場需求的違禁物品。倘若議員的修正案獲通過，由於這些另類吸煙產品在轉運過程中的任何一個程序都有流入黑市的機會，沒有監督機制確保另類吸煙產品的移送，會為打擊私煙及非法銷售另類吸煙產品的工作帶來巨大的挑戰。《條例草案》所參考的《無煙煙草產品規例》的進口豁免多年來行之有效，無煙煙草產品在香港幾近絕跡。從香港市民的利益角度出發，我們認為議員的修正案雖然可令一部分的商人受惠，但亦製造另類吸煙產品大量流入市面的機會，影響《條例草案》希望達到高度保障公眾健康的目的。經權衡利弊後，我們認為不應該，亦無需要在《條例草案》下加入有關豁免，以免《條例草案》的禁令形同虛設，口岸的門禁大開。我亦想回應鍾國斌議員的修正案。《條例草案》旨在杜絕另類吸煙產品在香港的流通和使用。現時《條例草案》下唯一對進口另類吸煙產品的相關豁免為政府化驗師為執行政府化驗師的職能所需要的範圍內，可進口另類吸煙產品。如同易志明議員的修正案，鍾國斌議員的修正案亦只需要豁免人按規定把貨物儲存於指定地點，以及保存帳簿及紀錄，供執法人員檢查。這做法顯然不適合用於另類吸煙產品這些有龐大非法市場需求的違禁物品。在大多數的情況下，有關產品的設計及包裝工作亦不需要進口另類吸煙產品，而可以利用產品模型來模擬實際情況。況且，在現今科技日新月異的高速發展下，公司已可透過互聯網傳送產品設計及包裝工作所需的資料及數據，不一定需要依靠進口另類吸煙產品來進行相關的工作。因此，我們認為進口另類吸煙產品以作產品研發的需求不大，需要應用豁免的公司亦不多。進口豁免亦不一定能為香港經濟帶來裨益。同時，有關進口豁免會令人有機會以研發為名生產另類吸煙產品，又或者令部分人以為法例容許小量生產，以致誤墮法網。同樣，在缺乏獲豁免商號和處所登記制度以便監管的情況下，該項豁免會令不法分子有機可乘，將大大削弱禁令的有效力。有見有關豁免只會令煙草業及極少數公司受惠，經權衡進口另類吸煙產品豁免的利弊後，我們認為不應該，亦無需要在《條例草案》下加入有關豁免，亦不支持有關修正案。主席，就議員提出的修正案，我的回應到此為止，希望在席議員考慮特區政府的意見，投票反對議員對《條例草案》提出的所有修正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講稿附錄所載沒有修正案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2019年吸煙條例草案》的條文或其修正案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我命令若稍後就本條例草案的條文或其修正案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秘書剛讀出經修正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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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易志明議員，請動議你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就第23條提出的修正案，以進一步修正第23條。

贊成的請舉手。

主席，我動議講稿附錄就第23條提出的修正案，以進一步修正第23條。

贊成的請舉手。

由於較早前就第23條動議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秘書剛讀出經修正的條文納入本條例草案。

全體委員會已完成審議《2019年吸煙條例草案》的所有程序。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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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就今次整項討論，我相信很多市民現在越來越清楚加熱煙和電子煙的分別在哪。我本身不吸食加熱煙及電子煙，現在連傳統香煙也沒有吸食。不過，香港仍有10%的人吸食香煙，有60多萬人，我覺得他們其實也有選擇權。對於今次政府硬把電子煙和加熱煙作捆綁投票，我非常不同意。電子煙，其實大家都希望禁止，但加熱煙的話，有很多國家其實都是准許售賣。現時世界上有60多個國家准許售賣，只有10多個國家不准售賣。所以，政府現在走小的方向，不走大的方向，其實我是不同意的。

所以，我一定會投反對票。

贊成的請舉手。